嚴重程度比我們第一天想象的還要惡劣多少倍，不單鋼筋沒有連接螺絲帽，不單沒有按圖則施工，現在連施工檢測表格、物料檢測紀錄和改動後的施工圖則也統統遺失，這不是毀屍滅跡是甚麼？港鐵公司和政府早前侃侃而談，來到立法會表示，他們一直密切監察港鐵工程，會定期巡視，監察制度完好無缺。

政府經常說，這些檢測表格是用來核實關鍵檢查點的施工質量，即鋼筋有否扭緊，檢查過有扭緊並且沒有問題後，才可以灌注混凝土，說得很完美，這個龍門是它自己定下的。當港鐵公司被判罰12碼，對方準備起腳射球的時候，發現龍門消失了，所有標準都不見了，紀錄全部消失。而負責監察這場球賽的球證是誰？就是陳帆局長，他是港鐵公司董事，也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他眼底下，這麼大的醜聞被揭發，而在調查期間，這麼重要的文件可以完全消失，究竟去了哪裏？

物料檢測紀錄遺失了多少呢？

請問建制派，市民大眾如何能相信在陳帆管理下的所有調查？且不說港鐵公司的調查，港鐵公司找所謂獨立顧問出來表示，螺絲帽扭入六成已有足夠荷載力。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是否只收取六成薪金？怎可能容許港鐵公司找這個所謂獨立顧問說一些連3歲小孩都不相信的歪理呢？大家可見，根本港鐵公司處理整個沙中線醜聞的策略，第一，是否認，最初他們不承認有這些問題；第二，是淡化，進行那些荷載測試，量度一下，便說沒有問題，而螺絲帽已扭入六成，亦沒有問題。

然而，這是重大的民生議題，立法會是否應調查這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醜聞？這是我們根據《基本法》監察政府的重要角色。

主席，今天面對沙中線越挖越深、越揭越醜惡的醜聞，我們是否仍然能信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相信他能調查和處理是次醜聞？陳帆局長昨天表示，他有責任徹查事件和追究責任，又表示自己躬身自省。

我至今從沒聽到陳帆局長真的躬身自省，反而在上次辯論中，局長的說法是，立法會不應調查事件，若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會影響沙中線工程的進度。是我們沒有把螺絲帽扭進去嗎？是立法會不按圖則施工嗎？是立法會把那些檢測表格毀屍滅跡嗎？他要弄清楚究竟誰要負責任才行。他說自己躬身自省，會徹查事件及追究責任，其實他根本是大言不慚。主席，香港衰敗至今時今日的地步，令很多香港市民非常痛心，甚至感到絕望。

主席，今次由陳淑莊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如果沒有記錯，已經是今屆立法會大會第六次針對沙中線工程問題而根據《條例》提出的議案。相關議案由去年年中，即狗年開始提出，現時已經來到豬年，而且也難保之後不會再有第七、第八個根據《條例》動議的相關議案。我這樣說並非想批評提出議案的反對派議員死纏爛打，為了搶曝光、搏見報而濫用立法會程序。事實上，若非沙中線工程醜聞不絕，正如不少議員所說般"鑊鑊新鮮鑊鑊甘"，相信不論相關議員多有創意和毅力，也難以想出這半打根據《條例》動議的議案。我在之前數次就根據《條例》動議的議案發言時，都提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過往的鐵路項目不論建造、管理和營運服務，在本地以至外地也有一定聲譽。不過，隨着沙中線工程問題不斷曝光，由最早的造價超支、工程延誤，到去年揭發的削鋼筋醜聞、沉降問題，以至最新大量施工紀錄文件不知所終的事件，正如我早前在電台所說，港鐵公司在過往多年累積的聲譽和香港市民對它的信心，經歷上述事件後可謂已一鋪清袋。今次議案要求調查紅磡站施工紀錄文件不全的事件，某程度上較之前懷疑剪短鋼筋的醜聞更為嚴重。因為，按照一般程序，有關文件必須先得到負責監管工程的人員簽署認可，承建商才可以展開下一階段的工程。而且，有關文件理應一式多份，分別交由項目管理人、項目總承建商和各有關分判商保存。現時據報相關鐵路工程有多達四至六成施工文件的正、副本一同失蹤，按常理推斷估計有兩種最大可能性：第一，有人為了某種原因或目的，集體把有關文件銷毀，讓大家無法追查；第二個可能性是有關文件根本從來沒有出現、沒有人簽署，相關工程在沒有書面認可下仍然繼續進行。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正式宣布延長沙中線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限期，並把調查範圍擴闊至包括紅磡站南北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的工程，以及相關的工程文件失蹤事件。針對大量施工紀錄不翼而飛，警方亦已介入展開刑事調查，所以我不想在此多作無謂揣測。可是，不論有人銷毀了相關文件或有關文件根本不存在，抑或其他原因，均令人質疑香港的鐵路工程監管制度是否已經徹底崩潰和敗壞呢？在最新曝光的港珠澳大橋遲交施工紀錄文件的事件，性質雖然沒有紅磡站的事件那麼嚴重，沒有涉及擅自更改施工圖則和方法，但某程度上反映出有關問題不單出現在港鐵公司的鐵路工程，香港其他大型基建和土木工程很可能也存在這類不依程序指引施工的陋習，以及監管制度出現漏洞的問題。在沙中線工程問題陸續曝光後，不時有我所代表界別的人士問我，為何在進行私人建築工程，包括興建住宅、商場、寫字樓等時，政府的監管那麼嚴格，所有圖則和工序都必須經由認可人士或其他註冊專業人士簽署確認和入紙申請，經批准後才可以動工，就連認可人士放假離港都必須通知政府，並委任另一位認可人士負責暫代監管相關工程項目。可是，為何對於基建工程、土木工程，尤其是鐵路工程，政府的監管卻那麼寬鬆，甚至可以說是"無皇管"，沒有批准圖則也可以施工、沒有負責人簽名確認也可以進行下一步工程，甚至更改圖則亦無須政府批准，可以由港鐵公司自行批核呢？最離譜的是，出了岔子也好像沒有人需要在專業和法律上負責，相關專業人士和監工人員失職，似乎只須辭職就可以脫身。大家現時經常也說要港鐵公司負責，但港鐵公司是一間公司，它可以如何負責呢？嚴守既定程序指引的文化、負責的專業人士需要問責的制度，以及追究責任的制度等，在樓宇建築工程方面一直行之有效，做得不錯，但在建基工程、土木工程和鐵路工程方面，卻好像完全無效。所以，對於今次施工紀錄不全的事件，以至之前的連串沙中線工程問題，我們一方面要繼續追究相關人士和公司在合約、法律和政治上的責任，還大家一個公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對鐵路、基建、土木工程相關的法制和程序及專業人士的權責問題作根本的檢討和改革，從而完善有關制度，以挽回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基建工程質量的信心。而且，有關改革不應該等到委員會提交報告後才進行，政府現時便應該立即開始展開工作。首先，應重新加強對基建、土木工程，尤其是鐵路工程的監管，包括檢討和修訂《建築物條例》，不可再容許港鐵負責的全部或部分工程豁免於條例監管的範圍，即使屬政府直接負責的工程，亦不應完全獲得豁免，甚至要研究是否需要訂立一條專門針對基建及土木工程的新條例，強制相關工程聘用合適的獨立專業人士，加強他們在監管機制上的獨立角色和責任，包括法律責任。其次，改革港鐵公司和檢討政府與港鐵的關係。之前有報道指出政府已物色合適的人選接任港鐵主席，港鐵行政總裁一職據聞也已有人選，但我認為純粹人事改組並不足夠，港鐵的內部架構、管治文化及監管機制亦有必要作檢討和改革。此外，事實證明，沙中線和高鐵香港段工程的"服務經營權"模式確有問題，同樣需要檢討。政府需要改變過往俗稱check the checker的制度和做法，即現時主要依賴通過港鐵或外聘顧問公司監管基建工程，而政府官員透過在辦公室閱讀文件和報告來監察港鐵和相關顧問公司的被動式監管模式。

這次沙中線事件再次突顯有關問題，希望政府盡快認真落實有關建議，建立鐵路項目專業團隊，同時善用外間的獨立專業人士協助監察。說回陳淑莊議員這次提出的議案，我很認真地思考過應否支持，但基於調查委員會已擴大其職權範圍及開展相關工作，警方亦已展開刑事調查，我認為由立法會進行調查未必能更有效率、更深入和快捷地找出事實的真相和問題所在。如果大家有留意委員會之前的公開聆訊，會發現有關調查是相當複雜和專業的，當中涉及大量文件、圖則、證人、證供及工程專業知識，很可能比當年公營房屋短樁事件需要更多時間調查，因為短樁事件只涉及打樁工程，而沙中線事件則涉及多項工程、多份合約及多間公司。當年立法會花了兩年時間調查短樁事件，但本屆立法會只餘下1年多任期，而且估計相關專責委員會可能需要委任一些本地甚至海外的獨立專家顧問提供協助，會牽涉一定的程序、時間和公帑。再者，大家也預計到，若由立法會調查沙中線事件，不會只是查找事實，部分議員一定會提出不少政治及政策上的問題，這樣又是否有足夠時間進行全面、深入和公正客觀的調查呢？對此，我有很大保留。如果陳淑莊議員和其他反對派議員希望向港鐵和政府追究政治責任，倒不如與委員會各司其職，根據委員會查出的事實真相及結論建議，在立法會上再作出跟進和"追殺"相關的人士和官員，與引用《條例》另設專責委員會重複調查相比，這樣應來得更直接、更有效率。最後，對於有議員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就沙中線事件問責下台，其實有真正留意事件來龍去脈的議員應知道，絕大部分工程和監管的問題都不在陳帆局長任內發生，我認為局長已盡心盡力地嘗試解決由上兩屆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希望陳帆局長和相關的政府官員繼續堅守崗位、加倍努力，為香港收拾沙中線這個爛攤子，挽回市民對鐵路工程及監管制度的信心。主席，我以上的發言亦代表"G6六人組"的意見，謹此陳辭。

梁議員，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我剛才聽到謝偉銓議員說，陳帆只是在收拾前朝的爛攤子而已，他已經很盡力，克盡己職，英明神武，我不知這是否天大的笑話，與市民的看法真的有極大的差距。他剛才也提到很多字眼，我聽到也不禁懷疑這是否出自保皇黨議員的口。

所以，這次沙田至中環線質量的問題，市民覺得荒謬得難以置信。文件是最基本可以用來查看工程質量和誰要負責的最基本證據，竟然可以消失。政府說根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項目綜合管理系統，在工序中會安排關鍵檢查點，在這些檢查點必須獲得准許或對工程滿意的情況下，例如鋼筋接駁合乎標準，才可以繼續進行工程。所以，現時紅磡站有超過七成的表格缺失是極其嚴重的事，怎可能數百份的文件中有七成都消失了？可以怎麼解釋呢？《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所以，立法會絕對有憲制的角色、憲制的責任和憲制的地位來監督政府。這次港鐵公司涉嫌造假和工程質量的問題，牽涉到政府很多不同部門，過去和坐在我們面前的現任官員，以及多間上市公司和內地公司都有機會嚴重危害公眾安全，立法會作出調查是責無旁貸的。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事牽涉到那麼多高官、部門和公司，他們更可能在這事上形成龐大的互相包庇集團。當然，這個集團中亦有保皇黨幫忙一起包庇。立法會是一個民意機關，可以運用強制的權力，但我很難相信在龐大的包庇集團下，可做到剛才保皇黨議員說的問責、追究責任，討回公道；我不相信可以做到。沙中線的整體工程超支173億元，整體造價高達971億元，花費龐大，醜聞不斷，施工問題導致影響車站的安全，並很可能會延誤通車。立法會作為民意機關、民意代表，為甚麼不能調查？路政署及其委聘的監察及核證顧問定期檢視港鐵工程是否合乎程序，包括檢視這些消失了的檢測表格，確保這些表格是按規定簽妥和備存。現時這些表格可以消失，我相信當中必定有官員疏忽職守。另外，這些表格缺失，最嚴重的情況是工程造假或工程根本沒有按施工安全要求進行，影響的是整個車站的結構安全，是重大、重要的公眾利益。我們亦相信，正如很多議員也提到，很可能有人擔心造假的工程被揭發而毀滅證據，這是嚴重的刑事罪行，我們必須傳召相關人士作證，追查到底。近日報章亦報道，港鐵公司原來在2016年11月14日曾經派員進行外部質量審核，由港鐵公司的品質保證工程師審核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在紅磡站的列車停放處及部分項目工程，內容包括檢查RISC表格及合約文件等。

所以，如果說政府委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與立法會同時進行調查是架床疊屋，我要指出，立法會與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的側重點根本不同，不單不會架床疊屋，而且可以互補。市民會否介意多一個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機關作不同重點的調查，把整件事多方面、立體地展示出來？試問市民會否覺得這是壞事呢？因此，即使擴大了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我相信近期發生的情況，包括造假或一些掩飾的情況，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能很全面地進行調查，特別是在有關官員有否瀆職或失責的行為方面，是更適合、更應該由立法會主動進行調查。我最近落區時聽到很多市民說，慨嘆香港越來越與內地相似。"豆腐渣工程"這詞語深入民心，以前只會在內地的工程或基建出現，過往因工程質量而發生重大事故，導致人命傷亡的情況，絕少在香港發生，但似乎真的是山雨欲來，香港也不能例外。香港無論在政治體制、法治程度、文化上都如政府所謂的與內地接軌，在市民眼中卻是慢慢倒退。這是市民的感受，也就是香港繼續倒退，直至有一天沙中線完成興建，發生重大事故而導致人命傷亡，市民會問今天否決引用《條例》進行調查的保皇黨，你們的良心在哪裏？此外，連保皇黨本身都與內地接軌了。

何君堯議員、在座的梁美芬議員、盧偉國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你們為何要自我閹割呢？

你們說可以交給政府委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叫市民相信這個政府、相信林鄭月娥這位向北京負責的特首，還是市民較相信由立法會這最低限度有一半直選議員及有基本民意基礎的機關作出調查呢？

今次當然也不例外。

沙中線工程提交至立法會申請撥款時，無論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還是財務委員會，也有議員看到當中的問題，曾向政府當局提出質疑。當初這些問題、質疑，與今時今日工程錯漏百出的亂象，兩者是否有互相呼應之處？立法會既然批出撥款，便有義務繼續監察。我甚至認為這不單是義務，更是立法會應有的權力。

立法會期間曾29次嘗試引用《條例》調查各類事件，可惜相關議案沒有一次獲得通過。無論是帶有政治性的事件，還是鉛水等民生議題，立法會一概不能調查。我無意在這裏猜測這是否中央或西環對保皇黨的"死命令"，試圖閹割立法會的權力，我只想簡單指出，相比行政機關有權盡用的風氣，立法會這種思維未免太妄自菲薄，太小看自己，在公眾利益的立場上太過畏縮。主席，大家不妨回憶，陳淑莊議員今次所提出紅磡站工程施工紀錄不完整的問題是何時曝光的？

當然，我沒有足夠資訊或資格作出猜測。不過，令我感到憂慮的是，調查委員會完成第二輪聆訊後翌日，會否又有新醜聞曝光？

然而，大家可有想過，我們擔心立法會調查需時，或會影響沙中線通車；根據同一邏輯，政府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無限期延長，難道不會影響通車日期嗎？有見及此，由立法會分擔調查委員會的部分工作，令調查更快完成，沙中線就能更快通車，這種做法不是更可取嗎？主席，這次紅磡站所揭示的問題，根本不只局限於紅磡站或沙中線。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香港工程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香港曾經歷"鹹水樓"時期，在政府當年痛定思痛，制訂一系列工程標準後，香港的建築安全足教香港人引以自豪。但為何近年的工程屢次被揭發施工質素或監工程序出現過失，甚至造假？有熟悉工程界運作的人士私下告訴我，沒有填寫或遲交RISC表格的現象如今非常普遍，承建商往往在支取工程費用時才補交相關表格。問題是RISC表格是一份檢測證明，確認在某部分工序完成後，有人親身到場視察並檢查，證實工程程序穩妥完成，才可簽署發出。那麼，負責監察工程的公司或政府部門為何在工程完成、建築已啟用後，甚或遠至相隔三四年，容許承建商補交RISC表格？主席，我們現在說的並非一兩份表格，而是數以萬計的表格；我們說的也非一兩間公司，我們感到憂慮的是，相關問題是否已蔓延至整個工程界？

我想在此向所有具工程界背景，尤其是經常承辦政府工務工程的朋友說，香港不應該這樣，業界一旦選擇墮落，新入行業的年青人便會跟着走這條路，香港工程的"金漆招牌"隨之逐漸剝落，香港也會逐漸失去光彩，相信在席的所有人都不願看到這種局面。

他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以上是胡適先生100年前在《差不多先生傳》所寫的，距今剛好100年。一百年過去，差不多先生竟然在立法會中找到他的同類。

主席，我很喜歡乘搭港鐵，近日很多朋友對我瘦身成功一事很感興趣，而我其中一個秘訣，就是請司機提早下班，讓我有機會多乘搭港鐵，我真是港鐵的fans。去年爆出剪短鋼筋醜聞時，一些同事認為事件可能有政治動機，但我記得我是第一時間在本會發言指出，不論揭密者有何背景，我們亦不應以政治角度看待這件事，因為所揭示的是民生大事。或許由於我曾在公營機構工作，甚至曾經作為半個揭密者，我明白到在公營機構工作時，如果想揭密實在非常困難，揭密者需要面對擁有龐大經濟資源的上司，隨時可以控告他誹謗。因此，有些人在公營機構、甚至是承辦商工作而想揭密時，他們已經令自己的事業蒙上很大風險。我曾幫助不少朋友、同事經歷這種事情，所以我當時相當尊重這名揭密者，並呼籲各位同事先不要以政治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結果，這事件確實較想象中更嚴重、更令人生氣、更令人失望。

現時受害居民的數目較一年前更多，在一年前，大家認為沙中線會準時通車，所以便給予足夠時間，大家都不希望花一兩年或三四年時間作調查，其實居民亦認為立即通車是最好的，那麼現時是否通車無期呢？我負責當區的工作，我知道居民都很想通車，即使局部通車也好，但為了市民大眾的安全，現時是不能通車的，除非能夠清楚交代有關的程序和細節。我相信這些程序一定是工程界共同設計而成，大家均認為可行，為了保障安全，以及讓公眾、專業人士、政界人士和政府都相信是安全的，已經做好QC，才可以通車。香港在這方面是有品牌的，我寧願確定安全後才通車，這真的急不來。不過，當中亦有一些犧牲者，當區居民就是直接的犧牲者。

當然，調查工作一定會有政治因素，每位議員都會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以及向自己的選民交代。

公眾的心態就是政治，即是立法會。

退休法官和立法會有甚麼不同呢？我只可with due respect地說，退休法官一定運用法律、秉持公正，不會讓人說多或說少。的確，立法會議員有時候會說多了，或者為自己的選民多說幾句，這是立法會正常的議政程序，我認為應該容許。

我希望政府知道，建制派是很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你們表示會在4月提交報告，我們可以給你這個時間。

我不知道這件事最後會否導致政治問責，有人需要下台，但下台又能否解決這個機制的問題呢？我認為我們必須跟進，無論是立法會、政府都一定要跟進。

我認為必須加入議員，而且是立法會議員，並要加入兩派的議員，這樣才公道。要有建制派議員，亦要有反對派議員，從而改善制度。正如政府在雷曼事件後成立了金融調解中心，這是因為我們在調查期間發現，整個制度——說得難聽一點——富裕人士設計這個機制的時候是冷血的，他們不知道只有10萬元的人將退休金用作投資，當他們失去這筆錢時的苦況。出現這種介入的時候，整個體系便要改變。

不過，我相信立法會應重新審視整件事，包括石禮謙議員亦贊同，至少PAC應要調查。主席，問責是必須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當然，護短的人會說我們在浪費時間。

但是，每次無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或其他承建商被揭發的問題有多大，建制派同事也只是重複地說：港鐵公司不對，承建商也不對，政府也有錯，監管不力，不過，政府已在調查，所以立法會不應浪費時間再進行調查，不應架床疊屋。前天下午4時多，政府發出新聞公報，表示會把由政府委任並由法官擔任主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擴大，恰巧與陳議員提出的議案內容很相近，但只是很相似而已。政府表示："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項目合約編號1112下的北面連接隧道、南面連接隧道及紅磡列車停放處工程近期發現的違規情況，查明相關事實和建議適當的改善措施"。

現時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得到擴大，只不過是"查明相關事實"和"建議適當的改善措施"，並不包括當中涉及的民事和刑事責任，這是市民極為關注的。

對公眾而言，這是最好的方法向他們作出交代，其實對政府來說也是最好的方法。

政府找出施工問題的癥結當然重要，但難道無須調查責任誰屬？他們如何向市民交代？

建制派同事同樣知道問題嚴重。

希望這些奇怪的事情將來不要再次發生。

工程界的人士告訴她不會這樣，她說"有可能"是毀滅證據，但卻說不要調查。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是監察工程進度和質量的重要文件，須依照程序中各個步驟提出及處理，有規有矩。妥善保存RISC表格是業界的基本守則。

過往亦有很多政府及立法會同步調查的例子。立法會要做好本分。

當然，政府屆時會以權力來淡化法例，對此我們也許無計可施，但我們一定要令市民明白整件事是多麼的不公義。市民當然可以透過選票或公眾壓力，向政府指出不能如此行事，不能對任何事也表示無須追究責任。結果就是我們將來可能要乘搭十分危險的沙中線。因此，主席，我一定會支持陳淑莊議員動議的議案。

主席，就沙田至中環線的事件，我們過往曾多次在立法會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但多次遭大部分建制派議員反對，即使不是表決反對，他們要不就缺席，要不就棄權。

當時，房委會成立了一個由滙豐銀行前主席施德論為首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有關事件，其後一併委任時任知識產權署署長領導的調查小組。

特首已要求局長出來交代事件，而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也特別增加一個議程項目，商討紅磡站RISC forms遺失一事。我不能相信或想象署長竟然回答"不知道"——準確來說是"不記得"。

究竟2016年當天有哪位同事或哪一職級的人員知道整件事情，但兩年以來也沒有跟進？

這點政府從來沒有交代。

當局有否想過在地盤工作的工人的生命安全呢？

現時警方已展開調查，我相信刑事成分已相當明顯。至於ICAC稍後會否加入調查，我相信機會頗高，因為如此龐大的問題當然不可能由某承建商或分判商隻手遮天地一手造成。我相信管理層甚至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內部也可能有人須負上刑事責任，而短期內應會水落石出。今天發言的議員無論支持與否，其實也有他們的道理。大家當然要用盡所有方法調查，出動警方、ICAC、夏正民法官和立法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雖然立法會還有20個月才換屆，但七除八扣，即使今天能通過成立專責委員會，到真正運作已接近6月。明年7月換屆，立法會便會解散，專責委員會亦會隨之解散。

大家對香港法治有信心，亦很尊重法官。

屆時大家是否仍然在任，也是未知之數，故要留待下屆立法會的相關議員處理。

第一，我當然肯定夏正民法官在這事上的努力，但我不妨告訴大家，就整件事來說，我會稱之為一個循環。立法會現在有新的循環系統，這循環系統是甚麼？首先，沙田至中環線爆發醜聞，市民十分關注，然後泛民主派議員多次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沙中線問題，我也不知道今次是第幾次，我們已就此問題討論很多次了。接着，建制派和政府當然不同意由立法會調查，然後政府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讓建制派有理由反對引用《條例》調查。

因此，千萬不要說我們民主派"死纏爛打"，因為如果能夠成立專責委員會，我們一定調查到底。

政府聯同港鐵公司在調查委員會聆訊結束後翌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公眾交代事件，很難不令人質疑，根本的政治目的是為了避開調查委員會，不想調查委員會插手相關的事件。

這好像代理主席你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並非小小的傷風感冒，而是牽涉每天可能有近百萬人乘坐的公共交通基建運輸系統。更嚴重的是，在今次事件上，政府的回應好像與以往不同，政府事先不知情，但卻在聆訊結束後公布，我覺得不是忘記了、不是不小心、不是意外，而是整個政府包括行政會議及特首林鄭月娥故意這樣做。

上一次，無論是民主派、建制派或政府都異口同聲說這是港鐵公司嘗試隱瞞問題，大家一起作出強烈譴責。

政府和港鐵公司一直知悉事件，卻一起待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束後才說表格有問題，為何各位建制派又不譴責呢？陳帆局長剛才回應議員質詢說局方要躬身自省，但我想說，無論是林鄭特首或陳帆局長如果真的向自省的方向走，沙中線這件事便不會不斷擴大調查範圍，亦不會在最後一刻才說出問題，而這個問題根本在政府系統內早已知悉。坦白說，如果政府當初好像在紅磡站發現問題般，一開始便把問題說出來，例如混凝土呈蜂巢狀和圖則不符等情況，市民也會體諒。我到街站跟市民溝通，其實市民很想沙中線早日通車，而無論出現甚麼問題，不管是由政府的調查委員會還是引用《條例》調查，總之把問題解決，早日通車，便是那麼簡單，當然還要賠償給土瓜灣的街坊，因為工程有機會令他們的大廈倒塌。政府不是一開始便嘗試發掘所有問題，然後開誠布公，坦誠面對問題，而是使用一種公關中最差的手法，"擠牙膏"——現在不止擠一枝牙膏，而是擠了數枝牙膏，擠完薄荷味，現在是擠木炭味、菠蘿味，是嗎？我覺得公眾憤怒並非沒有原因，由立法會不同黨派議員徹查事件，最低限度大家也覺得政府是認真想解決問題和承擔責任，但政府一直對於這些問題或多或少知情，但又不說出來，更用公關伎倆處理，這樣如何對得起市民呢？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

在"豆腐渣"工程出現的地區，包括大陸，這些是常見現象。這項工程由納稅人支付，最後使用的撥款是971億6,000萬元，而政府亦明言必定會超支，還要再來立法會這個"自動提款機"提款。

單是南、北連接隧道和列車停放處已有四成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消失。

接着還有一些離奇的說法，指不如把RISC forms取消。我聽到有工程界人士表示，簽署也是多餘的，倒不如不用簽。

這個政府已經無藥可救，重重失職，重重監管也是失職的。

面子較安全重要、較市民重要，為了面子，甚麼也可以出賣，市民可以出賣、安全可以出賣、公帑也可以出賣。

主席，我當然明白在建制派議員的護航下，今天的議案大多數也不會獲得通過。然而，社會和歷史將要見證這些不負責任的議員如何包庇政府，如何令這個原本應可做得更好的沙中線工程，繼續在重重黑幕中蒙混而過。我謹此陳辭，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以示不支持陳淑莊議員提出的議案，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田至中環線最近出現的問題。就沙中線出現的新問題，警方已經介入，政府亦擴大了由前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把這些新出現的問題納入調查範圍。在此情況下，我認為如果立法會再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只是多此一舉。因此，我認為不應浪費立法會寶貴的時間及資源，做這些成效不彰的事情。首先，我必須澄清，我不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絕非表示我認同及接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解釋及其所作所為。對於由港鐵公司負責管理的沙中線工程一而再、再而三爆出工程醜聞，其"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的表現，我感到既不可思議又憤怒。然而，我明白事情已經發生，即使嚴厲批評港鐵公司亦無補於事。

特首林鄭月娥亦迅速宣布擴大紅磡站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把在紅磡站發現的新問題納入調查範圍之內。特首更承諾會嚴肅跟進，以核實紅磡站工程結構是否安全。由此可見，沙中線紅磡站出現的新問題，無論政府、警方及獨立調查委員會均已各司其職，積極跟進。在此情況下，立法會還有何理由畫蛇添足？主席，我十分理解反對派的不滿及憤怒，但我希望他們不要被怒火遮蔽雙眼，而應冷靜思考一下，究竟有甚麼事情是警方及前法官領導的調查委員會也無法查明，而必須由立法會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才能查個水落石出的？再者，在港鐵公司的惡劣管理下，誰能擔保沙中線及港鐵公司的鐵路項目不會再出現其他新問題？如果每次出問題，立法會都介入調查，顯然不切實際。如果立法會現時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更可能擾亂相關政府部門正在進行的調查，反而適得其反。須知道立法會一旦引用《條例》進行調查，涉及案件的細節及機密資料難免曝光；在立法會舉行相關聆訊期間亦容易泄漏機密資料，這不但可能影響警方的調查，甚至會讓違法者逍遙法外。因此，我認為立法會現階段不宜成立專責委員會，以免擾亂相關部門的正常調查工作。主席，我認為立法會議員固然要關注民生，對於關乎公眾安全的事件更不能有半點鬆懈。

我固然認同做人處事必須有責任感，但如果在未查明事情真相、未知責任誰屬前就貿然追究別人的責任，要求個別官員問責下台，顯然有違公允，亦無助調查事件的真相，對市民也沒有任何幫助。我想再強調，我不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絕非表示放棄問責。相反，我衷心希望港鐵公司每次出問題後，政府不要只是不痛不癢地說"遺憾"或"失望"。港鐵公司管理不善，固然值得批評，但政府未盡監管責任，同樣責無旁貸，難辭其咎。因此，政府要真正反躬自省，迅速、全面、認真地檢討公職人員有否疏忽職守，現行涉及港鐵公司的委託協議安排、監督制度、處罰機制等是否存在不足；繼而採取真正有效的改善措施，該問責的問責，該改進的改進。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態度，也是作為政府及港鐵公司大股東的應有之義。至於港鐵公司方面，我希望他們更換管理層後不要重蹈覆轍，並時刻緊記自己肩負商業及社會責任，以謙卑認真的態度做好每項工程的管理工作。

我剛才聽建制派議員，尤其是張華峰議員的發言，他們反對的理由真是充滿矛盾。這是挺可笑的，因為張華峰議員說其實這些官員真的要自我反省，看看有否一些公職人員疏忽職守，亦指出如果立法會要求把政府作為問責和調查的首要目標是不妥當的，因為根本不知責任誰屬。他又促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人員要謙卑和認真。主席，如果這些公職人員從來沒有疏忽職守、如果港鐵公司一直是以謙卑和認真的態度處事，今天便不會弄出這個爛攤子了。如果立法會——在憲制上是最重要的監察政府的權力架構——不是以政府問責為首要目標，我真的不知道應以甚麼為首要目標。同時，如果我們不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我們又怎知責任誰屬呢？既然我們要向政府追討責任，但又不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又不知責任誰屬，而夏正民法官的調查委員會又不會以責任誰屬作為目標和取向，我們剩下來還有甚麼機制可調查究竟責任誰屬呢？是否只有警方或ICAC可以這樣做，而除了刑事範圍外，在管治和問責方面，我們便無須理會？就整個醜聞，我們及後如何追究責任，調查真相，令事情真正水落石出，然後令有關人士負起責任，在刑事上有刑事的責任、在管治或政治上有管治或政治的責任，這些也是社會上的一般倫理吧。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的對口便是政府，因此，我們當然是要追着政府詢問。夏正民法官的調查委員會是由特首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

當一種權力，尤其是最大的權力——行政權——出現問題時，立法會便有機會向它追究責任。因此，《基本法》清楚訂明，政府有責任向立法會問責，這正正是我們應發揮的作用。

接着下來，今天，他們將會第九次阻止立法會盡應有之義。

沙中線是一條只有17公里長的鐵路工程，現時的造價已經接近1,000億元，而我們尚未知道在出現連串醜聞後究竟須如何重新處理。紅磡站是否索性有部分須重新興建呢？我不知成本是多少，但肯定再創新高，較高鐵更昂貴。這條鐵路當然對香港的交通發揮很大的作用，原定於今年年中通車，但現在卻通車無期。在去年5月底至8月，傳媒揭發了一連串有關沙中線沿線建築工程的問題；如果不是傳媒揭發，我們到今天仍然會被蒙在鼓裏。

紅磡站的擴建工程有鋼筋被剪短、連續牆的接駁位滲水、土瓜灣站的月台牆身鋼筋被移除、會展站的挖掘工程未按程序要求設置深層支架、土瓜灣站和會展站周邊的樓宇和地下設施的沉降標準超出容許的上限，還有一連串其他問題。事情牽涉那麼大範圍，甚至牽涉到有關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擅自更改圖則，而工人則偷剪鋼筋，很明顯是有機會影響整個月台的承托能力，而沉降標準亦可能令有關建築物出現結構性問題。本來如此大的醜聞一連串地爆發，其實根本我們一早便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一直被你們阻止。好了，"林鄭"在公眾壓力下亦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本來聆訊已經剛剛完結，但就在完結時，又揭發原來與沙中線紅磡站的3項工程，包括南面連接隧道、北面連接隧道和列車停放處有關的施工表格缺失。

RISC forms一式五份，港鐵公司的制度十分嚴格，在5份當中，港鐵公司有1份，地盤辦公室有1份，承辦商禮頓有1份，另外兩份則作為文件紀錄。沒有這份表格，承建商不能把混凝土運送到地盤，而禮頓和港鐵公司的監督人員要共同簽署這份表格，才可以進行釘板和灌注混凝土的工序。

主席，立法會要成立獨立專責委員會來調查事件，我們是有我們的職責和角度的。政府作為這事件的總策劃，它也是港鐵公司董事會的最大股東，亦有相關的股東代表，究竟在管治架構上出現了甚麼問題？為何可以有這麼大的缺失，而政府卻似乎一直被蒙在鼓裏？無論是剛才說的管治架構，或政府在委託港鐵公司進行沙中線工程的委託協議的制訂過程當中，以至對委託協議的監察，究竟是出現了甚麼問題？當然，沒有人說過夏正民法官的調查委員會不能調查這一部分，但其主要對象肯定是港鐵公司和有關承建商，而接下來我們亦須考慮根據夏正民法官的調查報告，究竟應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

我們面對將來政府和港鐵公司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在工程，以至運作和整體管治上，究竟應該採取甚麼方向，這正正是我很想立法會能夠透過專責委員會檢視的事。主席，我們發現這樣的管治、政府在這次沙中線事件中未能有效作出監察，無論是因為董事的利益衝突，以至作為委託人和受託人之間的角色矛盾，以及我們看見政府在通過委託協議中出現的漏洞，我認為我們也真的須認真和詳細地考慮這些方面。我另外聽到建制派議員說我們沒有足夠時間，而事實上，時間是十分迫切的。沙中線現時通車無期，我們十分期望夏正民法官的調查報告能夠盡快有結果。當然，陳帆局長說港鐵公司須在本月底提交報告，不過，這也只不過是解釋其文件為何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缺失吧了，更重要的是，究竟整個工程的安全情況如何、我們可以如何盡快讓沙中線安全通車？但是，立法會的重點則更長遠，我們要看的是未來政府和港鐵公司的整個管治架構。如果我們仍然維持現有的架構，以及完全由政府出資，由港鐵公司設計、承辦和運作的模式，在無論是高鐵，以至現時的沙中線也出現一連串超支和醜聞的情況下，這架構和模式究竟是否再適用於將來的工程？所以，主席，我們有自己的角色和責任，我希望建制派議員不要第九次維護......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發言。

我已叫喚了局長發言。
主席，沙中線項目管理不善，接二連三出現缺失，令社會、議會失望是不爭的事實。社會、議會朋友對事件的評論，以及對涉事人員、機構、公職人員的期望和批評，我感同身受，亦深切反思。政府在處理有關事件時一直開誠布公、絕無隱瞞，不但交由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亦成立專家顧問團隊監督路政署跟進及審核沙中線其他車站的建造，確保結構安全和公眾安全。在昨天和剛才的討論，有議員提及政府團隊於不同時間提及轉介執法單位，以及報警處理，這些都是政府團隊按事實的陳述。議員懷疑前言不對後語，這並無事實根據。

不按機制程序處理涉及結構、建造質量的工序，甚至大量施工紀錄的缺失，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議會朋友不論從任何角度都清楚表明我們必須徹查到底，務求全面查個水落石出。不論大家的背景、出發點為何，我們的目標並無差異。

第二，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不但涵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推行的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建造工程的事實和情況，也會包括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監督制度，以及政府的監察和規管機制等。調查委員會完成調查後，我們會全力跟進調查委員會建議的措施，全面作出改善。現時，當調查委員會正進行調查及提交全面報告前，我們已經加強工程管理的工作。

第三，為了確認整個沙中線項目的安全，我們亦會就沙中線紅磡站以外的所有車站進行審核工作，確保有關建造細節符合設計及結構安全。如果審核結果符合標準，港鐵公司於竣工後亦必須向屋宇署提交相關工程竣工證明書、紀錄圖則、建築物料的測試報告和證明書，以證明有關工程已按照獲同意的圖則、設計要求及訂明的規定完成，過程中屋宇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必定嚴格把關。剛才亦有議員提及，政府部門是否集體失職。我在此必須說明，不同政府部門在工程的不同階段都擔當着不同角色，它們在關鍵時刻會秉持職責，嚴格把關。第四，在刑事調查方面，我們了解執法部門已展開調查，警方亦已合併調查紅磡站聲稱鋼筋被剪短及遺失大量工地文件兩宗案件，重案組亦特別設立專隊進行調查。政府會全力配合有關的調查工作。正如我剛才所說，透過上述全面、深入的調查，其實真相將會毫無遮掩地呈現在大家眼前。透過上述的調查和審核，整個工程的設計、施工，以至實際建造細節，將得以確認。結構安全、公眾安全沒有妥協的空間，我們保證：不安全，不開通。就沙中線工程合約編號1112的連串事件，政府一定會追究港鐵公司及有關承建商的責任，同時亦會檢視現行工程管理系統就沙中線工程項目所出現的問題，查找不足，作出改善。過程中如果發現有人疏忽職守，亦會嚴肅跟進。基於我剛才的陳述，政府認為現時的處理安排是實事求是、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

主席，我謹此陳辭，呼籲議員反對議案。

"活化強制性公積金"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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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何君堯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今天我動議"活化強制性公積金"的議案，是由於強制性公積金制度自成立以來，一直為人所詬病和引起很多批評。強積金計劃的意義是讓在職人士透過與僱主共同供款作為儲蓄，應付個人退休後的生活開支。資料顯示，強積金由成立至今，已經累積超過8,000多億元，但一般的"打工一族"必須年滿65歲才可動用強積金。如果在儲蓄金錢後未能及時使用，或在有需要時方恨少，這亦與當初保障退休生活的目標背道而馳。從事實看來，現時每人平均就強積金虧蝕8,000多元，市場上的強積金報告指出，現時強積金在扣除通脹後的淨值，只有大約4%的增長。我認為無論是虧蝕8,000元抑或有4%的增長，總體結果均不理想。

試想想，按照現時的生活情況，一個人最大的天敵是甚麼？答案是自己的年紀，年紀越大，賺錢能力越低，但積蓄能否支持或維持我們的生活，保持退休前的生活質素？

除了保障之外，就是健康，生活質素與健康直接相關。假設一個人由25歲開始工作，月薪為3萬元，直至65歲為止，有40年在工作。假設月薪沒有任何增長或調整，亦沒有通脹或複息累積，他每年儲蓄36,000元，40年便有144萬元。一百四十四萬元聽起來好像是頗豐厚的金額，可以保障其退休生活，但不要忘記，生活指數會不斷上升，通脹亦會蠶食這筆積蓄。屆時這個金額是否真的能夠應付開支，並且維持生活質素？鄉議局在年初二求籤，籤文是"石田為業喜非常，畫餅將來未見香；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不充腸。"用來形容強積金便最貼切了，看起來好像有一筆錢，但將來是否用得到或足夠呢？這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在65歲時仍然健康便沒有問題，但萬一不幸患上頑疾，便要應付龐大的醫療開支。

在目前的強積金中，每年都會累積一定的金額，除了容許我們投資股票、基金，選擇高風險、中風險或保本投資之外，應否容許我們運用部分強積金購買醫療保險？

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今天的議案。錢不應放在銀行，到使用時才發現不夠，而是要適時為自己籌謀，能夠有多一個選擇，為自己的健康購買保險，此舉有數個理由和好處。我剛才提及會有多一個選擇，有彈性；第二，亦可適時獲得保障，無須等到65歲才使用。

如果他可以使用保險額度，便無須依賴公營醫療系統。如果可以的話，由他自己當家作主，自行作出決定，在私營醫療系統內接受醫療服務，亦有保險為他提供支援。

經社會各階層討論後，政府亦已作出適當的調整，調低強積金管理人的佣金。

在兩星期前，特首前來立法會時，我亦開宗明義提出這個問題。當時特首說，何議員，第一......

特首當時說，顧名思義，強積金必定有強迫性；第二，強積金的金額亦不多，如果現時動用了，將來的金額或可為供款人提供的保障程度便會更低。

我很希望今天提出這項關於活化強積金的議案，能夠得到立法會內各位同事支持。我明白有數位議員會提出修正案，我暫且不作評論，待我聽取各位議員表達意見後，稍後才再作回應。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6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陳健波議員、陸頌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謝偉俊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社會上一直對強制性公積金存有很多負面的評價，經常有人說強積金回報低、收費高，我想藉着今天的機會利用數據和事實談談回報的問題，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只是以訛傳訛、人云亦云，說強積金回報率很差。

許多人大讚外匯基金的回報率高，但如果適當選擇強積金基金，回報可以比外匯基金更好，我會用數據證明這一點。當然，強積金有其需要改善的地方，我過去10年一直推動減省行政費用，而這類費用已下降不少，但應該還有下調的空間。

雖然數天前剛公布的2018年最新的全年數字，由於2018年股市大幅下跌，整體年率化回報率下調至4.1%，但本年1月至今股市反彈，跌幅亦大幅收窄，所以我依然引用截至2018年的最新數字。事實上，近八成強積金供款均投資於中高風險的基金，包括股票基金及混合資產基金，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回報如何。

主席，數字說明一切，強積金回報率其實相當不錯，除非一定要選擇保證基金或保守基金，這兩種基金平均每年回報率只有1.1%和0.7%，跑輸通脹。

事實上，強積金回報的威力是需要長時間平均積累，因為有時投資市場出現波動以致下跌，例如2018年恒生指數下跌4,000點，強積金回報率是-8.83%；但大家不要忘記，2017年恒指升幅達8,000點，而強積金回報是+22.3%。本年首一個半月股市有可觀的回報，亦顯著收窄了2018年的跌幅。所以，我們要以長遠角度評價強積金，不可只看當年跌市便說強積金表現差，當然亦不能看到2017年股市大升便說強積金"萬歲"。強積金是平均投資法，要看長遠表現，經過18年，投資市場雖然有升有跌，但經歷過兩次金融風暴整體回報率仍然有5%，其實是相當可觀的。強積金跑輸通脹只會出現在回報率低的保證基金和保守基金，幸好市民很聰明，這兩種基金只佔整體強積金不足20%。當初設立保證基金和保守基金是供臨近退休年齡的市民選擇，好讓他們退休前無需受市場的波動所影響。此外，亦讓擅長理財的市民感覺"牛市"到盡頭之際將資金轉移至保守基金，作為一個避風塘。事實上，有很多人不了解情況，甚至觀念上有錯，還經常建議別人選擇保證基金，結果當然是跑輸通脹。故此，比較年青的市民又不知道如何選擇的話，大可選擇恒指基金，它過往的回報可觀，我相信將來亦然，而且好處是行政費用最低。我的修正案建議推動理財教育，教育市民有效管理強積金，因為若市民不了解真正的情況，或錯信一些錯誤的信息，人云亦云，結果選擇了不適合的基金，回報率可以差天共地。同時，我也希望對市場不了解的人不要隨便散播錯誤觀念、胡言亂語，隨時連累他人。主席，強積金行政費問題一直受到批評，過去我一直促請政府和業界採取有效措施，減低行政開支。近年收費亦開始下降，由2007年2.1%，下降至目前1.52%，但我相信仍有下調的空間。不過，我們要公道點，強積金推出初期行政費較高是有其歷史原因，因為當時要落實法例的要求，強積金每月會以人手處理大量的收支和文書工作，又要配置全新的電腦應用程式，投資十分龐大，而當時強積金資金池的規模相當小，資金池小而費用按總資產的比例計算，故此當時行政費高昂是在所難免，亦有其需要。不過，當供款不斷增加，而行政工作亦漸漸精簡，行政費是可以下調的。所以，我建議先推動無紙化，同時盡快推出"積金易"電子平台，大幅減省人手處理程序，行政費便有更大的下調空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估計電子平台只要有90%的使用率，未來20年便可以節省230億元，節省的數目十分龐大。此外，如市民選擇恒指基金，最低收費只需0.71%，但回報率極高，是很理想的選擇。另外，有人批評強積金不足以應付退休的開支，但這並不是回報的問題，而是因為香港的供款比例太低，新加坡公積金最高供款高達37%，是香港的3.7倍，自然比較足夠應付開支。

目前，強積金總供款中有超過100億元為自願性供款，有如此龐大的資金進入這個系統，證明一定有其吸引之處，否則自願性供款早已全部撤走。謝偉俊議員建議容許市民自行買入管理費較低的盈富基金，我想提醒市民要留意銀行收費，因為銀行每次作出買賣證券的最低收費為50元，每月供款一次便收取一次費用，假如月供3,000元便需要支付相等於1.6%的收費，供款1,500元則要支付相等於3.2%的收費，而強積金指數基金只收取0.71%，即自行買入盈富基金要多付1倍以上的費用。今時今日，市民對強積金有極深的誤解甚至仇恨，當然強積金本身有其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上充斥很多錯誤、不公道的報道或信息，令市民對強積金印象很差。我今天提的全部是客觀的數據，其實積金局每年也有公布，但很少人理會，結果優點沒有人提起，缺點則被放大，怎可能對強積金有客觀、公正的評價呢？我也明白，基於強積金的負面形象，在今天的會議上，除非議案及修正案將強積金"鬧到七彩"，最好把行政費壓至極低，否則難以獲得通過。但我認為，我的修正案是否通過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將強積金的事實，特別是把回報率的事實說清楚，讓市民知悉真相，便已功德無量。

主席，何君堯議員提出的"活化強制性公積金"議案是很多"打工仔"關心的議題。

聽起來，其用意是好的，但實在有違強積金的原意，因為強積金並不是醫療保險，而是為"打工仔"的退休生活而進行的強制定期儲蓄，令他們晚年有一定的退休儲蓄保障。此外，香港的強積金供款額非常低，有別於鄰近地區，其供款額是工資的30%，我們勞資雙方合共供款10%。在這麼少的供款額下，不論用作購買醫療保險，或如謝偉俊議員的修正案所述，用作首次置業首期，均會大大削弱強積金原有制度的成效。正如我們一向也反對強積金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原因一樣，現時強積金最大的問題是甚麼？昂貴的收費包括行政費及基金的管理費。

因此，我的修正案的重點，是透過根本改善強積金制度的不足，從而加強對"打工仔"的退休保障。

這是完完全全不合理、不公平及不公義的機制。雖然政府已訂立方向，但我們始終不明白為何要多等5年，在2024年才能落實。政府可否把握時間，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提交法案讓立法會審議？我相信在座大多數跨黨派議員也會支持，並能爭取足夠時間通過相關法案。

主席，強積金對沖的安排1年已可"沖走"我們"打工仔"30億元至40億元的血汗錢，真的是多等1天也嫌太久。

到他們退休時豈非不夠錢用，而社會的退休負擔豈非又沉重了？所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真的要盡快、加快進行。

其實，強積金並非一個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大家聽到便會感到很奇怪，香港不是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嗎？強積金最大的受惠人是僱員或"打工仔"，但他們不能選擇強積金受託人，而是老闆代他們選擇的，而老闆是不會考慮回報好壞及收費高低，主要考慮是處理僱員強積金的工作是否方便而已。

令"全自由行"至今未能落實的其中一個技術問題，就是強積金對沖機制仍未取消。所以，話又須說回前面，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真的要盡快進行，令"全自由行"得以實施，解決這個技術困難。

政府可否規管所有受託人均須提供這類回報不低於通脹的保證基金？現時的保證基金的回報實可說是非常"雞肋"，遠低於通脹。

第五，我亦希望政府為低收入人士作供款。

我認為這些僱員本身的工資已經低，政府是否能夠代他們供款，令他們強積金戶口的存款不至於太少，將來退休欠缺保障？

第一，其管理費過高，投資回報強差人意，加上通脹蠶食，其實並無甚麼作用，這一點我完全贊同。然而，基於這個原因而提取部分強積金購買醫療保險，情況猶如由一個地獄走進另一個地獄，我為何這樣說呢？第一，大家亦知道強積金源於政府拒絕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作為最重要的退休保障基礎，是因妥協而出現的產物。政府的看法是，必須推行退休保障，但他們不做，提議交由基金受託人和管理人等來做，可能會較好。幸好歷史說明一切，因為強積金管理費之高已經證實強積金無效。舉例而言，我相信退休保障基金已非新事物，世界各地均有不同形式的退休保障，但相比之下，其收費遠低於香港。

上屆政府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很深入的調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市民的支持。政府在2016年進行的調查，合共收到18,000多份意見書，大多數都接受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保，其實這並非洪水猛獸，全球很多地方均採用這種方法來處理。

雖然"林鄭"一開始已表明一定不會考慮全民退保，但我必須在這裏說，政府虧待香港300多萬名勞工，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沒完沒了的，強積金根本不可能幫助市民應付退休生活。基於這個原因，政府不斷以其他方法掩飾過失，包括透過很多做法，例如強迫60至64歲的人工作，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樣不行......

這正是"不走正路走歪路"的最主要原因。第二，醫療開支是否一定要透過保險來應付呢？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在2018年7月進行了一項很清晰的研究。在2015年，當時的醫療保費......

在90億元的保費中，只賠償了53億元，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報告指出數字是低於60%。如果把交給受託人的強積金轉為購買醫保，即是由一個"大鱷"的口中轉到另一個"大鱷"，其實於事無補。香港是否沒有人購買保險呢？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顯示，2006年的滲透率是20%、即135萬人，2016年是240萬人，佔勞動階層八成，數字並不低。透過團體購買保險的有178萬人，加上個人購買保險的近230萬人，當中有92萬人是重複的，即合共240萬人，數字絕對不低，但能否幫助他們解決嚴重的醫療問題呢？如果大家都知道蠶食的部分是四成，即每加入10元，保險公司便賺取4元，即使一位婆婆亦懂得計算，這並不能作為長遠解決香港醫療問題的方法。第二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在過去20年，年青人的工資水平在扣除通脹後，基本上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

政府的角色是甚麼呢？看看大數據，現時大約5.7%的本地生產總值投放在醫療方面，政府只佔小部分，大約2.8%，2.9%是由市民承擔，當中透過保險的少於12%，其餘大部分都是自行支付的。這反而是一種不太差的現象，因為市民對於透過保險來保障自己或應付他們的醫療需要，並沒有太大的信心。

何君堯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最低限度指出了制度的問題所在。

因此，當時有很多所謂經濟學家，甚至是學術界人士也紛紛唱和，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我們計算一下，過去行政費已收取接近1,000億元。究竟強積金這盤生意有多值錢？

第二，當局強迫我們將儲蓄、薪金等血汗錢交出，要我們儲起一部分，但香港整體的工資，在第一次的市場分配中已相當刻薄，香港的工資在全球先進地區來說，是嚴重偏低的。在第一次的分配極之不公義的情況下，當局再經強積金強迫我們交出一部分薪金給這些受託人，這做法完全不負責任。

既然新加坡已實行了很多年，為何我們還要將市民的血汗錢交給那些受託人、中介公司，讓他們蠶食我們辛苦賺來的報酬呢？為何政府不肯負起這個責任呢？為何當局不讓整個強積金制度逐漸邁向由政府管理呢？再進一步來說，主席，我認為強積金制度根本沒有風險分攤的效果，是一個欠缺互相平衝，缺乏社會公義的制度。長遠而言，香港應該採用社會保險的形式來處理退休保障制度。今天，本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已經逼近，如果政府再不有所行動，10年、20年後，我們的老人貧窮問題只會更嚴重。

主席，數十年後的退休保障固然重要，但對於香港市民來說，最急切的問題是住屋，我們被迫"越住越細，越住越貴"。在醫療方面，公立醫院輪候時間越來越長，醫護人手嚴重不足，越來越多醫護人員離開。主席，現在普遍市民的心願是希望有足夠儲蓄可以盡快"上車"，有瓦遮頭，成家立室，或者有一份有保有賠的醫療保障，不需要依靠四季"迫爆"、醫生護士相繼大逃亡的公立醫院。主席，更加迫切和更加需要的是，面對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千瘡百孔，計劃管理費昂貴，投資又欠效益，倒不如進行改革，將它靈活化，優化整個制度，容許市民可以善用有關供款，先處理首次置業和醫療保險的問題。主席，我在本年1月23日討論關於青年向上流動的議題時，提出容許利用強積金供款讓青年人作首次置業的修正案，亦曾指出這是能夠協助他們和實際可行的做法，因為截至2018年9月，市民平均累積的強積金供款是197,000元，而當時政府綠表置居計劃下的麗翠苑最便宜的單位，首期只是47,000元，所以是實際可行的。

主席，我今次在修正案中再加入一些選擇，提供更大的自由，希望僱員可以不經強積金受託人，自行購買類似盈富基金這些被動式指數基金作為投資，而這類基金的管理費是便宜很多的。主席，"強迫金"蠶食巨額供款，我相信除了陳健波議員外，在座每位議員和很多市民對此都沒有爭議。

代理主席，陳健波議員在1月23日不點名批評，但對號入座的是我。他說基金經理有做工夫，基金表現不能單看一年，要中肯一點，引用數據要準確一點，不要總是跟外國比較，而他所指的是新加坡。代理主席，對於在座議員也好，外面坊間的評論員也好，陳健波議員在今天再次強調所謂以訛傳訛，人云亦云時所針對的對象，可以說是侮辱所有議員和其他所有評論員。代理主席，看回數據，我們看到強積金市場近七成是投資在股票市場，陳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2017年強積金回報達22.3%，當年的而且確是豐收年；但再看看同年的恒指升幅是多少？

大部分回報較好的基金不是依靠池塘裏基金管理人的表現、眼光獨到或挑選精明，不是靠他們幫我們選擇好的股份，大部分回報好的都是主力投資在類似盈富基金這類被動式指數基金，這是非常諷刺的一點。

代理主席，我當然很接受陳健波議員的建議，他說擔任議員，長遠來說，需要精準、要公道、要講事實，否則便"唔襟玩"，這是他用的字眼。他3次批評我——我再次對號入座，我認為他是批評我——不過，我奉勸陳健波議員一點，我也曾擔任功能界別的代表，在我擔任功能界別代表的4年，我希望亦相信我從未在客觀上被批評只顧業界利益而不理公眾利益。我希望陳健波議員引以為鑒，因為我相信我要面對的市民、我要面對的投票者、我要面對的責任，是要更加準確、更加公道、更加講事實，較陳健波這些有時不需要競選的議員所要面對的，後果更為嚴重。代理主席，中國人其實十分懂得儲蓄，也十分懂得積穀防飢，當中可能少於10%的人真的是吊兒郎當，即使叫他們做甚麼準備退休，他們也不會理會；但九成多的市民會自發性地儲蓄，為自己打算。中國人更是十分孝順，他們懂得供養父母，不需要政府立例強迫他們供養父母。所以，我希望為市民爭取自由空間，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令大部分的市民不需要因極少數的市民或如陳健波議員所代表的業界而把他們的自由度和選擇犧牲，被迫選擇一些收費高而回報低的"強迫金"。代理主席，我今次只是希望再次利用這機會，向市民提供一個選擇，讓市民有選擇的自由。

政府不應只着重面子，這麼多年來，面對這麼多批評，而且在計算方面，也只是本着所謂的精英心態，沒有真正為市民的"荷包"着想，強迫市民在這麼"爛"的制度裏生存。即使政府不取消強積金，但最低限度也要大幅度增加選擇和自由，這才是真正負責任、面向市民，而不單是面向一個業界的議員的立場。

代理主席，公營醫療超負荷，前線醫護壓力"爆煲"，我作為其中一分子，對於何君堯議員提出活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讓計劃成員可以靈活自主地使用強積金購買醫療保障的建議，我認為是相當吸引的，因為如果較多人購買醫療保險，理論上便可以減輕公營醫療的負擔——我是說理論上。

現時流行說"初衷"或"初心"，如果我們返回初心，早在殖民地時代，政府已經多次研究中央公積金制度。中央公積金制度對僱員的保障較高，但政府需要承擔財政責任，長遠會對庫房構成壓力，社會存在爭議。最終，政府在1995年決定推行由私人營運的強積金計劃，並在2000年年底實施。強積金由僱員和僱主雙方供款，交由認可的基金公司管理，僱員在65歲時便可以一筆過提取滾存的強積金作為退休之用。我較年青，投身社會工作以來已供強積金。不過，強積金實施以來備受批評，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強積金的對沖機制。當初政府為了減少商界的反對聲音，容許僱主在解僱或遣散員工時，以僱主為僱員供款的部分用作抵銷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令強積金的功能大打折扣。在勞工界極力爭取下，上屆政府在任期結束前終於決定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不過當中細節和落實時間等則仍未有定案。但對僱員而言，這始終是個好消息，也是強積金一個重大改革。至於強積金實施超過18年，到頭來"打工仔女"卻要蝕錢的問題，正如何議員所說，回報差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行政費和管理費，不論強積金賺或蝕，基金公司也會定時收取管理費，我的強積金戶口也是這樣久不久便被扣錢的。這個問題長期被勞工界詬病，指強積金賺了錢也不夠繳交管理費，只會便宜了基金公司，批評強積金是"強蝕金"。工聯會的鄧家彪便曾在上屆立法會提出關於檢討強積金的議案，但內容與今天的議案不同。

我很贊成檢討和改革強積金，加強"打工仔女"的退休保障，而非改變強積金的用途。因為，香港一般"打工仔"的收入不高，但衣食住行昂貴，想儲錢防老絕不容易，所以強積金便變成重要的退休保障。針對退休保障供款被蠶食的問題，對症下藥的方法就是改革強積金，或由政府承擔更大責任，實行全民退保制度，而非容許用強積金購買醫療保險。

也許有人會提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也分成數個戶口，容許市民用作購買醫療保險和供樓，甚至用以支付子女的教育經費。然而，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和香港的強積金根本是兩回事，新加坡55歲以下僱員的每月供款是月薪20%，僱主也要供款17%，供款額遠高於香港；而且新加坡有政府成立的基金公司管理，由政府保證年利率2.5%至4%的回報，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全部由市場決定，但市場則由數間大型基金公司壟斷。其實，大家經常將新加坡與香港比較，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但香港卻不是；而且新加坡有人口政策，香港又沒有，所以根本難以直接比較。我在立法會已經多次提出，香港是世界上最富裕城市之一，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儲備，但市民的福利和保障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住屋如是、交通如是、退休如是、醫保如是，通通也說由市場決定，政府不適宜干預市場，實際上是讓大財團賺錢。正如政府以扣稅鼓勵市民購買的自願醫保，政府曾經說過會設立高風險池及規定"必定承保"的最低要求，但最後由於某些人施加壓力，政府現時已經忘記初心，取消了這兩項對高風險人士和長者很重要的最低要求，令自願醫保變成雞肋。代理主席，雖然我不認同何議員的意見，但我亦感謝他提出這項議案，令我們有機會檢視強積金表現差的問題。香港金融發展局在上星期四發表了《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未來路向》報告，建議增加供款額及強積金供款可以退稅，但卻沒有回應勞工界提出的改革訴求，令人擔心供款越多，便會被蠶食得越多。

代理主席，本港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嚴重，但作為退休保障的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成效一直為人詬病。

強積金計劃成員一方面要支付昂貴的行政費，投資所得的利潤不斷被蠶食，同時所作的投資亦要承擔市場風險。很多"打工仔女"對此存有很多怨氣，覺得這種做法既不合理亦無道理。

事實上，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看到現時的強積金制度漏洞百出，我覺得必須改革。

相比其他外國國家，本港強積金的管理費實在非常離譜，不斷蠶食"打工仔女"的退休金。政府應該參考其他國家類似的退休金制度，由政府或非牟利機構擔任公共信託人，為市民提供較低廉的管理費，讓他們因而能獲得到較高的回報，這才是最重要的。就此，我們可以參考英國由2007年開始推行、屬自願參與的工作場所退休金。

當中關鍵在於公積金制度由政府管理，管理費低，更保證每年最少有2.5%利息，可以說是為市民的退休保障作出"包底"的作用。再者，存款除了可以用作支付置業的首期之外，部分更可以作為每月按揭供款之用。當然，我必須強調，此制度的前提是供款人自願供款，以及政府同時承擔了保障市民生活需要的責任。

因此，若政府未能夠全面改革先天不足的強積金制度，我覺得另一條出路就是我剛才所說，正如民間一直提倡，全面取消強積金，改為推行由僱主、僱員及政府三方供款的免審查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即使有工作，低收入階層所儲蓄的金錢不多，亦無法應付將來的退休生活。

因此，無論政府選擇哪種方法也好，最重要的前提是確保每個香港人能夠享有真正老有所依的退休生活......

政府亦計劃在積金局下成立子公司，負責"積金易"中央平台。

中央受託人究竟由政府充當，還是找一家具信譽又可靠的公司擔任，可以再作考慮；無論如何，以單一受託人模式運作可節省很多費用。投資選擇方面，在單一受託人制度下，仍有很多不同的基金及基金經理，為市民提供不同風險及類型的投資選擇。

金發局亦提出，增加及擴闊投資選擇的類別，讓所有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的產品成為強積金的基金投資工具。然而，我們要小心，因為強積金是退休保障其中一根重要支柱，假使容許強積金投資於一些較高風險的產品，一旦招致虧蝕，同樣會被市民責罵。

說回各位同事的議案。

果真如此，恐怕每年的供款都會用來購買醫療保險，我因此對這項建議有保留。謝偉俊議員提出使用強積金作首次置業首期，但我覺得這是杯水車薪，因為以現時樓價水平，究竟要動用多少強積金才可應付首置？

首先，我要不厭其煩地表示我對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一向很有意見，簡單數個字已可說明其問題，就是"收費高、回報低"。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數據推算，自強積金設立以來，基金公司合計收取高達1,000億元的管理費用，遠高於常被傳媒渲染的強積金對沖即公司老闆用以對沖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的320億元。以最新公布的香港僱員每月入息中位數16,800元為例，如由22歲開始為強積金供款至65歲，累算權益本來可達近200萬元，但當中40%即近70萬元將落入基金的管理費及雜項開支，最後只餘130萬元。因此，我常說強積金制度是肥了"基金佬"，他們的高昂管理費和雜項開支才是沖走"打工仔女"退休保障的真正元兇。當局如要確保市民年老時可享受退休保障，其實最應向那群"基金佬"追究，而不應把矛頭指向我們這些中小微企的僱主。我一向主張當局必須對症下藥，優化強積金的制度。數年前，當局千呼萬喚才修訂法例，推出預設投資策略及引入收費管控等機制，但政府"拖慢板"的態度實在教人失望。因此，對於今天多項修正案提出的優化措施，要求進一步降低強積金受託人收費、為計劃成員提供更多投資選擇等，我原則上予以支持。至於是否應如原議案建議般活化強積金制度，容許僱員以強積金供款購買醫療保險，我亦有點擔心會否肥了"保險佬"。購買醫療保險產品亦要很小心，如何確保受保人患病時獲得公平及合理的保障取決於保險條款的內容，故有關政策配套不容忽視。同樣，如把強積金供款用作置業或作首次置業首期，會否又被指有違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的原意，因而予人藉口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或增加僱主供款？須知道政府近年接二連三推出政策，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已令一眾中小微企非常吃力。我不希望當局以加強市民各種生活保障為由再次無視商界的困難，"敲其腳骨，打其荷包"。最後，我想強調政府切勿在未得到商界同意下隨意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要僱主為僱員再提供退休保障。這絕對是"搬龍門"，要商界負擔雙重福利，必然會令商界有被出賣的感覺，政府的誠信將蕩然無存，我奉勸政府當局三思。

代理主席，陳健波議員和我也是G6的成員，我倆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均十分接近，但對於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意見卻恐怕並非完全一致。儘管如此，我們抱持積極態度，時刻保持溝通交流，求同存異。這項議案由何君堯議員提出，不過我記得，謝偉俊議員早前也申請提出類似議案，題為"廢除'搵笨'強積金"。強積金制度是否差至要廢除？是否應以類似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或部分社會人士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來代替，我未有既定看法。然而，我和不少香港市民、香港"打工仔"以至我的業界朋友也認為，強積金真的有點"搵笨"。很多市民也批評，強積金受託人的收費過高。我認為，如果受託人表現理想，給我們賺取優厚回報，即使收費較貴，相信大家也願意支付。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我看不到受託人收費的高低，與強積金回報有很直接的關係。強積金回報率高低，一般可能受到股票、債券市場等整體市況影響。

為何不如部分修正案所述，容許僱主和"打工仔"選擇直接將強積金供款用以購買盈富基金、投放外匯基金，甚至存入銀行定期收息？在強積金"搵笨"的大前提下，對於何君堯議員提出以強積金購買醫療保險的建議，以及謝偉俊議員與黃定光議員提出，容許動用強積金作首次置業資金的建議，我認為是值得研究的，但當中也有很多細節和執行問題需要解決。就此，我會集中談談動用強積金置業的建議。設立強積金的目的是提供部分退休保障，並希望能賺取一定的回報，讓"打工仔"在65歲退休時有一筆資金在手。根據香港過去的經驗和情況來說，物業投資似乎也可達到上述目的。不過問題是，如果容許"打工仔"在65歲正常退休年齡前，取走全部或部分強積金置業，那麼是否也容許他們在65歲前，將有關物業出售套現？如果容許他們因為不同理由，很快用光出售物業所得的資金，這是否有違強制他們供款及儲蓄，以作為退休保障的原意？如果規定以強積金購買的物業，在僱員65歲前不能出售套現，那麼能否用以出租、收租？

是否一定要購買住宅物業？可否用以購買鋪位、車位？相關物業可否用以向銀行加按借貸來做生意，或多購置一個單位？還有，假設"打工仔"取走所有強積金作為置業的首期，但不幸地，其後因失業等原因而無法償還按揭，銀行可否收回相關單位轉為銀主盤；甚至不幸地相關單位變為負資產，又應怎辦？

有人可能會質疑，既然新加坡也容許"打工仔"動用中央公積金置業，為何香港人不可以？但大家要留意，新加坡只容許動用公積金購買組屋，即類似香港的居屋。香港居屋補地價後便可在私人市場自由轉售，這是我一直反對的；但據我理解，新加坡的組屋並沒有補地價後自由轉售這回事。再者，新加坡公積金供款比率高達僱員入息的37%，反觀香港的強積金，僱主加上僱員供款的比率一般只是10%，難以直接比較。代理主席，我提出這麼多問題，並非為維護現行強積金制度。現行制度確有很多問題，需要不斷改善，包括進一步調低受託人的收費、提升回報率、增加投資選擇等，希望可洗脫強積金"搵市民笨"的負面印象。然而，要作出根本改革，便必須經過深入研究和廣泛諮詢，才可下決定。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何君堯議員今天提出"活化強制性公積金"議案。

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早前表示，最新的強積金總資產已累積超過8,000億元，數字很龐大。

我認為可就這兩個方向進行研究，但正如有些同事所說，如果真的下決心朝這個方向進行研究，我相信有需要加設適當的限制。

如果要活化強積金，我相信一定沒有人會反對。參考世界銀行提出的5條支柱結構，第二條支柱是"強制性個人或職業退休保障計劃"，旨在確保收入較高的市民除了最基本的公共退休保障外，也能獲得額外的退休金，以便退休後的生活能夠維持退休前的一定水平。在香港，第二條支柱應該是指強積金，其目的是透過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協助香港人累積儲蓄供退休之用。

絕大部分"打工仔"不會認為強積金能給他們任何退休保障的安全感。

我們的問題是沒有選擇，我們要支付的所謂agency fee實在太高，扣除全部overhead cost及行政費、管理費及工資等，利潤所餘無幾，根本是本末倒置。政府聆聽了這麼多意見，我認為中央管理強積金的模式是事在必行。我不會怪責某些同事在今天提出全民退休保障，但坦白說，我們對全民退休保障一直有保留，原因是究竟"全民"和"保障"的涵蓋範圍有多闊？《基本法》訂明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避免赤字。

事實上，如果現在或10年內推出全民退休保障，我們可能也會成為受惠者，但下一代會怎樣？我們是否打開這道閘，由下一代承擔，因而減低社會的競爭力，甚至削弱我們現有的優勢呢？所以，對於所謂全民退休保障，我確實有很大保留，必須審慎看待。然而，對於中央管理強積金，我絕對認為：第一，與是否資本主義社會無關，我們的最大競爭對手新加坡也這樣做；第二，市民可以節省大筆管理費；第三，容許更多的"自由行"；為何不考慮呢？此外，我們討論長者退休，其實現時60歲又怎可稱為長者呢？

我希望政府全面檢討強積金的管理收費，以及盡快推出中央強積金計劃。

代理主席，香港人口老化是不爭的事實，而香港政府一直未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令不少市民的退休生活缺乏保障，亦是不爭的事實。誠然，正如剛才不少議員所說，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回報低、管理費高，市民對於強積金怨聲載道，這亦是不爭的事實。

香港現時欠缺第一支柱，即公共的、能夠作為風險分擔的長者入息保障制度。民間一直倡議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供款，全民受惠，並經精算師計算證明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可惜政府經過多番諮詢及研究後繼續漠視民意，遲遲不肯落實，令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仍然存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市民需要依靠其他不完善的支柱，應付退休生活的需要。代理主席，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長者貧窮率是整體水平的兩倍以上。

當然，政府會說部分長者是低收入、高資產，但由於缺乏實質數據，退休保障政策仍然成效不彰，令長者退休生活貧窮亦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強積金一直未能保障一群沒有有薪工作的市民——包括我的母親，即家庭照顧者，當中以女性為主——或因身體狀況和能力等原因而被就業市場排斥的市民，例如殘疾人士、長期從事零散工的人士。這些被強積金制度排斥的市民老無所依，造成女性貧窮和長者貧窮等社會問題。另外，香港社會一直對於基層勞工保障不足，他們的薪金低，強積金供款十分有限，是否足夠應付退休生活亦有很大疑問。大量的零散工，勞工法例漏洞處處，間接容許僱主不為僱員供款，逃避僱員退休保障的責任。代理主席，我在大學教授社會政策。從社會政策角度而言，強積金背後提倡的是個人責任，即要求個人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打算，強積金亦要求僱員自行管理自己的強積金戶口，以賺取較佳回報。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僱員均有足夠的知識及能力負起個人責任，很多人對基金、股票和投資一無所知，不懂從大量基金中作出理性選擇。這種個人責任制要求個人承擔投資風險，亦沒有任何資源再分配的作用，無法促進社會公義或較公義的分配。其實，香港需要一個具資源再分配、能夠透過公共方式由社會共同分擔風險的社會保險制度，保障不同市民，包括家庭照顧者、殘疾人士和零散工人的年老及退休生活。另一方面，使用強積金權益購買醫療保險的建議，其實仍然未能回應現時基層市民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更會令退休時的經濟保障減少。再者，醫療保險的管理費很高，私營醫療收費高昂而且不透明，如何確保退休保障不會被醫療保險蠶食，實在非常困難。同時，這種活化方式仍然未能協助市民分擔病患的風險，仍然以個人負責制排斥沒有強積金戶口的市民，我認為這項建議並不可取。至於容許使用強積金權益作為首次置業的首期，代理主席，我亦有所保留。此舉一方面同樣削弱了僱員的退休保障，而且香港地產市場商品化的情況非常嚴重，把資金投入地產市場亦會繼續加劇房屋的商品化，令樓價更無法承擔。再者，部分僱員的薪金低，強積金所能儲蓄的金額實在有限，在樓價飆升的情況下，用作首期根本只是杯水車薪。讓更多夾心階層、沒有足夠負擔能力的市民置業，投資在地產市場，亦可能令他們未來的破產風險增加，這點必須三思。至於部分議員建議降低行政費的比例，我是贊同的。然而，我必須強調，單單降低行政費的比率只能減痛，仍未能解決市民就退休保障所面對的問題。我仍然會爭取全民退保，爭取一個社會共責、具風險分擔功能，以至促進資源再分配的退休保障制度。我支持全民退保。

因此，如果我們要活化強積金權益的動用，便須考慮這做法能否維持強積金作為退休支柱。

在這個背景下，假設我們贊同將強積金部分供款用作購買醫療保險，而又能成功吸引很多人使用這方法購買醫療保險，這樣的話，究竟會出現一個甚麼現象？

確認病情後，如果病人有各種不同的治療方案，需要資源——這方面，我認為應該將現時嚴重疾病/末期病症的名單放寬——當病人掌握到自己的病況時，若他能動用強積金權益，便會有條件、有能力選擇自己的治療方案。我覺得在此時動用這筆錢是合乎情理的，因為他屆時面對的是自身的選擇。

請不要忘記，強積金權益本身有其特定用途，就是作為退休保障，當它作其他用途時，自然會影響它的功能，此其一。

這牽涉強積金本身的表現和行政費用的問題，至今仍未能有效改善。

這是核心課題，這做法令我們能夠維護強積金制度應有的功能和功效。

代理主席，今天十分感謝何君堯議員提出關於"活化強制性公積金"議案的辯論。我可以形容何議員是良好的議員，他希望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可以更好地在社會上發揮其功能。大家也知道，強積金制度的功能是為僱員退休後提供一些保障，如果要說是很大的保障，就一定不是，因為強積金制度有很多限制。當然，強積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以來，政府和立法會也知道該制度存在很多缺點，其中有兩大缺點：第一，是行政費，市民的強積金供款必須先支付行政費予相關的管理人；第二，是"有賺必有蝕"，有時好，有時壞，去年情況最差，每人平均虧蝕2萬多元強積金供款。

我們從回應所見，大多數人均表示不要取消其強積金。這情況很矛盾，矛盾在於當有人建議推行另一種退休保障制度時，有市民卻不贊同取消強積金。究其原因，我認為強積金有其優點。

然而，在退休後，市民可以一筆過提取所有強積金權益使用，這是一般市民認為強積金的好處。

我知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進行了多次所謂的檢討和改革，包括最近的"半自由行"。

我贊同將強積金擴闊至更大的層面，令整個強積金制度的功能更大。

當然，大家開始討論也是一件好事，但我很懷疑一開始討論全民退保，我們就會爭議究竟退休年齡應該定在多少歲，應該是由60歲抑或65歲起計算？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只不過是給大家多一個選項，我們除了投資股票外，可否為自己的健康或未來的健康保障作出投資呢？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我動議修正何君堯議員的議案。

表決鐘會響5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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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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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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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鄭泳舜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加入議會短短1年時間，連同今次，已經是第三個涉及房屋的議員議案。一項議題的討論次數，反映議題的複雜性、嚴重性及迫切性。以房屋議題為例，我對基層住戶的體會最深，我服務的社區九龍西是全港最多"劏房"的地區。按政府統計處的數據，九龍西轄下有3個分區，油尖旺區有21,500個"劏房"、深水埗區有15,400個、九龍城區有9,000個，共有45,900個"劏房"，接近全香港數字的一半。

政府2014年提出了《長遠房屋策略》，當年全港有105,600個住戶蝸居於這些不適切住房，主要是"劏房"。然而，《長策》已落實4年，2018年的情況如何？

另一方面，數字亦說明，不單覓地興建公共房屋需時，即使有公屋，要減少不適切住房的住戶數目同樣需時。

至於《長策》，政府應該長期推行，特別是在公屋輪候期回落之前，應更主動、積極地去做。當然，加快興建公屋才最重要。我雖然不滿意現時公屋每年的供應量大幅落後、不達標，但興建公屋及短期措施卻刻不容緩。主席，2014年的《長策》並非沒有提及過渡性房屋，不過當時的政府說要把所有精力集中興建永久住屋。當時的《長策》認為過渡性房屋不切實可行。一如我之前引用的數字，即使不斷興建公屋，如果興建的數量持續不達標，公屋輪候時間只會不斷延長，被迫蝸居於"劏房"的住戶數目只會易升難跌。雖然今屆政府上場後亦意識到上述問題，在施政報告提出以破格思維，協助及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及推行的短期措施，以增加過渡性房屋的供應，但《長策》依然沒有把過渡性房屋視為住屋階梯的一部分，亦沒有任何長期政策及財政資源支持，更遑論有任何供應目標及時間表。因此，基於這些考慮，我的議案第一部分建議，把過渡性房屋納入《長策》，成為住屋階梯的第一級。我同時亦期望在未來3年就各類房屋提供一個總供應目標，我認為目標應該不少於1萬個單位。局長，為何以1萬個作為起點呢？我們也曾考慮，現時大概有11萬個住戶蝸居於"劏房"等不適切住房，連同過去數年的數字，平均數約為10萬。

主席，我的議案提出把過渡性房屋列入《長策》，說的不單是給予名份，而是真正要獲得政策及財政上的支持。雖然政府現時經常說會推動過渡性房屋，但除了運輸及房屋局轄下一個專責小組負責推動之外，根本沒有政府的執行部門負責跟進，一切都是以民間組織主導。主席，要開展一個新項目，民間組織的確較為靈活及易於創新，作為先導計劃的執行者是有優勢，民建聯亦樂見和支持民間組織推動過渡性房屋。然而，民間組織的人力物力難以肩負如此大規模發展過渡性房屋的重擔，特別是興建過渡性房屋及改裝整幢工廈等大型工程。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現時正進行的組合屋為例，在建造方面，機構現時主要靠一些專業團體、學會義務提供協助。而資金方面，大家知道他們靠不同基金集資，加上各方面配合才得以推行過渡性房屋。

如果這3個機構都願意加入，一定事半功倍，亦象徵政府有承擔參與過渡性房屋供應。因此，我的議案第二部分要求政府邀請上述3個機構積極提供過渡性房屋。當然，除了人力及執行機構外，更需要的是資金的支持。雖然"財爺"去年已在財政預算案預留10億元，資助善用政府閒置用地或校舍的組織，其中包括籌辦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組織，以應付基本工程費用，但計劃至今仍未見蹤影；而且基金亦不是專門用作資助興建過渡性房屋，項目的倡議人要跟其他組織一起競爭這些資源，在極端情況下，可能一點資助也取不到。所以，民建聯過去一直要求政府以設立專項專用的"過渡性房屋基金"為起步，而我們建議的金額是不少於20億元。我留意到其他同事對此有不同的建議，例如30億元或40億元，故此我希望解釋為何我們認為20億元是一個合適的數目。一如我在議案第一部分所述，作為短期目標，我們希望在3年內會供應1萬個單位。在過渡性房屋方面，除了新興建的組合屋外，翻新現有單位或現有設施亦可以，例如現時房協提供過渡性房屋的漁光邨單位，又或是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的單位。翻新單位一般成本較低，1個單位約需5萬元至8萬元，這方面倡議機構較易應付。至於成本較高的主要是建造組合屋及改裝工廈，以社聯在深水埗南昌街興建的組合屋來計算，1個單位約需40萬元，確實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援。我假設這類組合屋和改裝工廈佔目標單位的一半，即5,000個單位，以每個單位40萬元計算，資助金額便是20億元。當然，我認為實際金額可以調高，好像過去推動"樓宇更新大行動"一樣，第一輪不足夠的話，便加推第二輪；如果第二輪做得好，就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2.0"等。民建聯相信，以今天政府的財政實力，不會缺乏金錢推動過渡性房屋，這是特首說的，但我相信現在欠缺的仍然是土地和決心。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成立基金，注入適量資金後，日後再進行注資，是較為合適的做法。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推動過渡性房屋欠缺的是土地或單位，現時單靠政府的空置用地及閒置設施實不足夠。

因此，我亦希望當局能考慮提供財政誘因，包括寬免地價、差餉，甚至是物業稅，鼓勵更多私人企業把其名下物業租予官方或民間組織經營過渡性房屋，更徹底地調動民間資源，以紓緩基層住屋的困境。主席，我接着想談我的議案第五部分的建議，促請當局改變發放資訊的方式。當局現在無疑已開放較多資訊，例如把所有空置土地及資料放上網，但問題是，有興趣的組織現在要在官方網站逐塊地瀏覽和評估——我也做過此事——如果他們要認真投放時間和精神來尋找的話，要花上很大力氣，如果最後向政府部門申請被拒，便會白費心機，費時失事。所以，民建聯認為，作為土地及物業擁有人，政府內部應該最清楚這些土地的設施、用途及限制。既然當局有心撥出土地，便應多走一步，協助進行篩選及初步評估，把真正適合用作過渡性房屋的土地和設施整理成一份清單，讓有意籌辦項目的機構省卻大量前期準備工夫，亦可縮短籌辦項目的時間。局長，我相信這樣做對大家也是好事，希望局長接納。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數點。第一，我相信運輸及房屋局領導的專責小組——包括局長及副局長——也是有心人，過去不論是欽州街或南昌街的項目，你們逐個項目推展，十分有心，大家均想達成這件事，但在過程中，我發現單靠這些社福機構負責是不行的，一定要政府提供政策及技術支援，否則只會像發放煙花般，完成一兩個項目便完事，無法達致我們的目標。第二，我們立法會亦有一個小組委員會，過去一直展開工作，對於增加過渡性房屋，我相信已有跨黨派共識。我知道有很多同事對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我會細心聆聽各位的意見，希望集思廣益，亦希望政府採納大家的建議，一起做好這件事。

所以，我真心希望我們可以盡快確立資源，有資源、有政策，大家便可一起努力推動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出力協助他們解決住屋困難。主席，我謹此陳辭。

有7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謝偉銓議員、麥美娟議員、邵家臻議員、尹兆堅議員、朱凱廸議員、譚文豪議員及梁耀忠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鄭泳舜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讓大家可就過渡性房屋的發展作討論。事實上，過渡性房屋並不是新鮮事，早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政府已經建有徙置大廈和臨時房屋供基層家庭居住，以紓緩當時擠迫、惡劣的房屋問題，並逐步發展為今天的公共房屋。

當然，今屆政府終於落實建議，我們知道陳帆局長與其團隊在過渡性房屋方面正在開始一些工作。對於以過渡性房屋協助解決基層的住屋困難，我相信跨黨派和市民都會認同。

政府表示要發揮民間力量，把過渡性房屋的項目交由非政府機構處理，但不撥款，只為它們申請資助。然而，所有人也知道在香港要發展房屋，最重要的便是金錢。

我們看過一些鄰近地區的組合屋，其設計就好像以一個一個盒子，砌成一間房屋，而其特色在於組合屋有排污設施，可以處理排污。

但是，如果要引進這些新技術來香港，我相信單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或其他民間組織也不能成事，必須由政府牽頭，由政府配合去做。

此外，鄭議員剛才也提到，立法會秘書處為我們完成了一份研究資料，可見不同地區的過渡性房屋，例如加拿大、澳洲和台灣的過渡性房屋，都是由政府提供資源協助發展。

局長，我也認識你身邊兩位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的成員，我知道他們是很能幹的公務員同事，但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的人數那麼少，可想而知，可以做到多少事情呢？

因為現時過渡性房屋由多個民間組織做主導，每個機構和組織也可能因應其目標和宗旨定下不同計劃，這些計劃也是好的，但計劃的形式則較多。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在漁光村的過渡性房屋的申請門檻，是已登記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家庭；九龍樂善堂的樂善堂社會房屋計劃，除了是輪候3年之外，還需要是居住在惡劣環境或急需支援的家庭；"光房"、"光屋"是針對低收入單親家庭；以及有一些是以更新人士或單身人士為對象，總之便是不同項目有不同對象。

所以，如果交由政府統一處理，便能夠解決市民和有需要人士不知道該向甚麼機構提出申請或是否要找社工轉介等問題。

此外，就着現時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不同"光房"計劃或過渡性房屋計劃，例如"樂屋"等，亦應有一個統合平台。

此外，我們知道要發展過渡性房屋，土地資源相當重要。

我對於原議案提出政府土地清單的建議表示支持，但我們認為單靠政府用地並不足夠，所以政府也要考慮如何運用私人荒廢或臨時用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便曾提出，現時私人發展商擁有近1,000公頃的私人土地儲備，如果有一些誘因令私人業主願意借出土地以發展過渡性房屋，應可發展一些較大型和更多單位的項目。此外，在市區，有時候發展商收購樓房的過程很漫長，那麼，在收購過程中，可否也把這些單位臨時借出作過渡性房屋之用呢？我們留意到，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都提到市區重建局。

當然，政府也要讓發展商有信心，知道借出單位後，日後可以成功收回，不會影響它們的發展計劃，這也很重要。對於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香港工會聯合會也大致認同。

主席，首先我要多謝鄭泳舜議員提出"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這議案。原則上，我支持鄭泳舜議員的議案，但我仍要作出一些修訂，希望豐富議案的內容。我的修正案主要包括4個建議，我稍後會作詳細解釋，不過，在講解前，我想談談現時香港房屋政策的處境。簡單而言，現時過渡性房屋處於"三無"狀態：無政府主導落實的政策、無政策目標及規劃、無投放資源去支持。或許政府以為緣份到了，房屋問題便會解決。數字從來不會說謊，香港房屋問題現時面對的處境是：公屋輪候時間維持在5.5年的歷史高位，申請宗數達267000，超過210,000人居於"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為5.3平方米。對政府來說，這些可能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它們其實是由一個又一個基層市民的艱苦生活堆砌而成。當我們認真看這些數字時，便會像在剝洋蔥，眼淚不知不覺流出來。

民間有民間提出過渡性房屋計劃，政府有政府繼續""着處理房屋問題。有時我們罵一些人欠缺積極是"踢一踢，郁一郁"，但政府卻像是"踢一踢，都唔郁"。主席，我的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是：第一，現時過渡性房屋政策四不像，說它是政策又不是，說它是措施也不像。

主席，首先感謝鄭泳舜議員提出"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議案。正如數位發言的同事所說，房屋問題，尤其是過渡性房屋，我相信是較少爭議的議題，能獲立法會內跨黨派"同聲同氣"支持。我希望正正因我們"同聲同氣"，可迫使政府就此多下工夫。

"劏房"方面，根據政府的數據，大約有10萬戶，共21萬名市民，單是政府這項數字，未計及其他居住在不適切住房如工廈這些隱形數字，也有80萬名市民......即是說香港最少有80萬名市民，更甚可能有約100萬名市民居住在惡劣環境中。政府無法向他們提供公營房屋，然後又表示2024年後公屋和居屋供應大落後，所有資助房屋供應均大大落後於需求，那麼為何政府不做一些工作。

當然我們可以說，過渡性房屋是今屆政府在2017年年底稍微可稱為願意做的工夫，不過我希望這工夫......我知道陳帆局長未必想是做門面工夫，不過他的力度實在如蜻蜓點水。

綜合外國的案例，其實過渡性房屋有5個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第一政府獨力覓地、興建及管理。第二，政府覓地，負責興建，但交由志願機構管理。第三，政府覓地，交由志願機構負責興建、營運及管理。第四，由私人發展商或地產發展商自行興建發展，但交由志願機構營運管理。

民主黨早前與財政司司長會面時已要求他預留30億元，作為興建過渡性房屋的基金。

我希望同事不要拘泥於數字，我亦相信大家都希望做得更好，如果政府最終提出高於邵家臻議員的說法，提出設立一項80億元的基金，我是不會反對的。

主席，我剛才提到，最有能力推動的是政府，其中包括土地使用。

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我。此外，其他土地包括短期租約地，政府有2,450公頃土地、5,300份短期租約用地的面積。

透明度這麼低，當局可否提高透明度，讓我們知道有哪些土地可以使用呢？此外，空置校舍甚至興建大型工程之後的一些臨時用地，包括沙田至中環線、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共有97幅土地，沙中線及高鐵分別有70萬平方米及60萬平方米的臨時用地，已是再次騰空出來了。政府可否充分利用呢？因此，我今次提出的修正案，修正了鄭泳舜議員其中數個部分。我希望同事踴躍支持我的修正案及原議案，讓香港市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中——雖然未能治本都可以治標，未有最終的房屋解決方案，但最少也能在政府未能履行"3年上樓"承諾的期間，讓輪候的市民有少許喘息的空間。

主席，我想先向麥美娟議員澄清，我的修正案並沒有刪除原議案第一點中"將過渡性房屋納入《長遠房屋策略》"的措辭。

我認為，現時居於"劏房"，以及棲宿於麥當勞快餐店、網吧及街頭的基層市民的住屋問題在人道層面屬災難級別。大家試想象，當世上其他地方發生天災時，誰會負責救災呢？

如果議員同意這是災難級的問題，那麼我特別請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第五點："要求北京政府將香港的軍事用地釋放作過渡性房屋的用途"。

近100公頃的土地可以興建多少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呢？根據現時的經驗粗略計算，1公頃土地已可興建近1,000個單位。

閒置農地，用作興建過渡性房屋"。或許在謝偉銓議員的眼中，閒置農地純粹滋養雜草，沒有用處。

如果政府隨便推出政策，准許農地業主興建過渡性房屋，第一個結果，便是農地業主會在農地鋪上混凝土，將農地變成"死地"或所謂的"石田"，之後興建過渡性房屋。他的想法其實建基於一種"先破壞，後發展"的心態，而他們屆時便可強迫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他們各項改劃申請。我認為，我剛才提出的多個選項已絕對足以解決問題，無需動用閒置農地。

主席，首先，我感謝鄭泳舜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讓我們可以向政府更強烈地表達對現時房屋供應不足的不滿。我很支持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提供更多過渡性房屋，亦明白鄭議員提出把過渡性房屋納入《長遠房屋策略》，從而增加這類房屋供應，但對於這種做法，我不能同意。我希望各位同事想一想，把過渡性房屋納入《長策》從而增加供應，是否一個合適做法呢？

但是，我剛才說過，我不想有"黑房"的情況出現。那麼，可以怎樣做呢？可以考慮將"內陸"樓面鑿穿，當然前提是該建築物的規格和結構容許這樣做。

另外，我的修正案措辭加入"分析所有空置政府土地的規劃用途地帶、用地實際情況包括地形和地勢、各種技術限制或所需基建配套等因素並整合相關資料後"，供NGO申請。

主席，本港住屋問題非常嚴峻。政府雖然多次表示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但總予人"講一套，做一套"的感覺。

但很可惜，以2022-2023年度為例，我們看到建屋量只有14,400個單位，不足《長策》所說的一半。

主席，未"上樓"的基層市民面對最困難的是租金昂貴、住屋環境差劣。特首一直表示很關心基層市民的生活，但很可惜，她的施政報告令人失望。

但是，目前的所謂"大力推動"，只是推動民間主導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而且供應量極之有限，只有區區數百個單位。相對於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居於不適切房屋的市民而言，實在無濟於事。大家都知道，居住權是人權，政府為市民提供合理的居住環境屬責無旁貸。

我絕對不反對民間參與提供過渡性房屋，但必須先滿足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政府須提供足夠的政策配合和支持；第二，政府自己也要提供過渡性房屋，而不是將球踢給民間便了事，政府應有自己的角色和責任。

不過，很可惜，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有一筆錢，也不一定容易用到。

我曾要求局長重新考慮採用回歸前的臨時房屋區政策，但陳帆局長多次答覆我——不單是他，連副局長也是這樣說——政府的人力、物力及資源全部都會放在興建永久性公營房屋上，不會投放任何資源推動以前稱為臨時房屋、即我們現時討論的過渡性房屋上。主席，我覺得這真的很離譜，政府把問題本末倒置。我們當然不反對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和人手，興建長遠的公營房屋，但問題在於這與承擔另外的責任沒有排斥。

事實上，很多同事提到，以前的過渡性房屋的確不好，無論是居住質素或環境都非常惡劣。

主席，剛才多位同事也曾提到，其實我們並不反對由民間做，我們是贊成的，但可否以兩條腿走路呢？一方面民間在做，同時政府也做呢？

政府這種做法，我不知能否用可耻來形容，竟然把這個本來屬於政府的責任，交由民間負責。事實上，大家知道政府有地、有資源，為何不做呢？

主席，我期望政府虛心聆聽，認真考慮，以及細心研究，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堅持頑固和不合理的政策。

主席，感謝鄭泳舜議員今日提出的議案，以及7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剛才各位所說的，我們都一一記錄在筆記簿內，回去後會作檢視。香港住屋問題的根源是長期供求失衡。本屆政府有決心，亦會盡最大努力，解決當前社會面對的房屋問題，提供適切及可負擔的房屋，協助市民安居和改善居住環境。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的"供應主導"和"靈活變通"的原則，我們將會繼續努力覓地，多管齊下增加公私營房屋的供應，重建房屋階梯。我們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讓政府可持續地及早規劃土地及房屋的發展，從而滿足長遠的房屋需要。議案建議將過渡性房屋納入《長策》之內，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解釋一下《長策》的一些細節。根據《長策》的框架，政府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並訂定逐年延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以顧及各種社會、經濟和市場的最新狀況，並按需要適時作出調整。

政府在《長策》所訂的總房屋供應目標已顧及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的房屋需要。此外，由於過渡性房屋屬於短期性質，供應時間及數量並不穩定，可能在不同時間內有所變化，因此把這些居所計入在未來10年的房屋供應目標並不適宜。規劃用作長遠房屋用途的土地，現行的政策是建造永久性的公私營房屋作居住之用。至於短期閒置的土地及建築群，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善用，為居住環境惡劣的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政府會繼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推展各項短、中、長期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包括改劃土地用途、增加發展密度、開拓新發展區等。除致力增加房屋供應外，政府一直採取不同的措施，紓緩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當中包括增加過渡性房屋的供應。正如2017年及2018年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提出，由於覓地建屋需時，政府在推行長遠房屋政策和措施以外，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這些短期措施可以引入政府以外的力量和社會資源，提供靈活、多元的紓緩。因此，行政長官在2018年6月29日宣布，運輸及房屋局轄下會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為民間倡議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一站式的統籌支援。專責小組由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領導，在諮詢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後，會給予適切項目所需要的支持，並會就相關的行政或法定程序提供意見和協助申請資助等。為應付相關工作，運輸及房屋局亦已增設5個額外職位，當中包括兩個項目總監。關於專責小組的規模及運作，政府會不時檢討，在有需要時會作出跟進。專責小組由成立至今，已召開了3次跨部門會議，商討在政策上如何為民間倡議者拆牆鬆綁，例如屋宇署在2018年10月時推出的《在住用建築物推行過渡性房屋措施申請特別變通或豁免的指引》，城市規劃委員會在2018年11月亦宣布，如經專責小組統籌、在位於市區及新市鎮地區永久建築物，作為期不超過5年的過渡性房屋，可視為屬分區計劃大綱圖內經常准許的臨時用途等措施。為配合過渡性房屋的推展，屋宇署會針對位於這些樓宇的合資格過渡性房屋項目，就《建築物條例》的適用性提供變通或豁免，以促成有關的過渡性房屋項目。舉例而言，《建築物規例》要求住用地方需有窗戶，以提供天然通風及照明；若有符合條件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因樓宇設計難以完全符合《規例》的要求，屋宇署會考慮豁免部分的要求，但同時亦會要求項目倡議人提供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系統，以及提供符合相關天然通風及照明要求的共用起居室，以確保補償措施持續有效運作。專責小組正在協助及促成10多個由不同民間團體倡議的項目，各項目具體細節各有不同，負責團體靈活運用社區資源，在提供過渡性房屋的同時，亦因應住戶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例如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倡議於深水埗南昌街及欽州街興建"組合社會房屋"，合共提供約300個單位。而社聯及其他民間團體營運的社會共享房屋亦已推出多個項目，亦合共提供超過600個單位，同時為住戶提供各項社會服務，例如就業支援、情緒輔導等。專責小組會繼續審視其他建議的可行性，與倡議者緊密溝通、研究及提供協助，並在合適的時間由倡議者自行公布細節。事實上，各項過渡性房屋措施是由不同民間團體主導和推行，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和資源，紓緩房屋問題。基於過渡性房屋的短期性質和項目的客觀情況不同，各個項目提供的單位或受惠的人數，會視乎項目的具體內容和推行情況而定，但無論如何，我們會繼續擔當協助和促成者的角色，持續商討在政策上如何拆牆鬆綁，增加過渡性房屋的供應。就過渡性房屋選址方面，地政總署的"地理資訊地圖"網頁以分區形式列出約850幅空置政府用地及其基本資料，供非政府機構考慮以短期租約形式申請租用作社區用途，包括過渡性房屋。

就目前提出的擬議項目可見，倡議者在初期覓地工作中，物色具潛力且附近基建設施配套成熟的用地以建造過渡性房屋。但凡有合適的擬議項目，專責小組亦會向倡議者提供適切的協助。剛才有議員提及設立平台，提供可用土地的資料，專責小組與地政總署正就適合建造過渡性房屋的初步選址與相關部門協調和研究，包括這些選址的可使用年期和基本限制等。至於撥地申請和其他安排，專責小組會協調各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並會按不同個案的具體內容和需要作出靈活和合適的安排。另外，政府去年重啟工廈活化計劃。新計劃其中一項措施是，如獲專責小組支持的活化工廈作過渡性房屋的方案，政府會彈性處理規劃、地契和樓宇設計規定，包括免收作過渡性房屋指定用途而須繳付的地契豁免書費用。其他政策上的鼓勵措施亦包括建築事務監督可按《建築物條例》行使權力，就整幢改裝為過渡性房屋單位的工廈，豁免若干住用建築物關於上蓋面積、地積比率、空地、通道巷與天然通風及採光等要求，條件是項目已獲非政府機構或社會企業承諾確保妥善管理及落實其他補償措施，以及就設於整幢改裝工廈的過渡性房屋計劃而發出的特別豁免書，免收地契豁免書費用。就議員及持份者提出為過渡性房屋設立專項撥款的建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已於2019年1月通過政府的建議，設立一個10億元的基金，以支援非政府機構進行平整閒置政府用地及修復閒置校舍作短期用途的工程。雖然撥款並非專為過渡性房屋項目而設，但獲專責小組給予政策支持，並且，以空置政府用地提供過渡性房屋的項目也可提出申請。此外，民間機構發起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的服務目標，具體內容，以至提供服務性質各有不同，專責小組會繼續按不同個案的需要，就申請資金方面提供建議。舉例而言，就資金需要方面，由社聯營運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一直獲香港公益金及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撥款資助運作費用。至於深水埗南昌街私人土地上推行的組合社會房屋計劃亦已獲關愛基金撥款資助。鑒於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增加政府在推動過渡性房屋方面的支援，包括政策、技術以至資源，政府現正積極考慮有關建議。我在此再次邀請各位議員、各個政黨，如你們有合適可用作提供過渡性房屋的選址建議，請你們與我們的專責小組聯絡。如項目是可行的，政府必定協助和促成倡議者落實項目。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讓我們共同努力，為居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市民盡一分力。代理主席，我就"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議案相關的事宜回應至此。

代理主席，聽局長這番發言，雖然他是在繞圈子，但卻也承認我們的房屋問題事實上是長期供求失衡所致，所以，現在似乎——他沒有用上這字眼，但卻承認——有個爛攤子。

雖然政府表示會解決房屋問題，但這種說法由董建華時代——當年說的"八萬五"，到後來不存在了——一直說到現在，我們都聽得耳朵起繭。

首先，我要回應謝偉銓議員。

對於過渡房屋，我不知道政府的看法是否跟我一樣。我覺得"過渡"這個詞無需要加上"性"這個字，"過渡"便是"過渡"，，即由起點至終點之間有一點阻滯，因此需要一點"過渡"，但這種所謂"過渡"就等於"中途宿舍"，一般予人不太好的感覺，是姑且一忍、權且"袋住先"的一種情況和措施而已。局長的發言內容也不斷重複，他的意思是指短期性質、短期供應，一般來說......既然是過渡，便不能超過5年，否則豈非變成"永遠過渡"，"老兄"？你是否想把"過渡房屋"名正言順地變成香港房屋正規供應的一部分呢？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即使陳帆局長只負責房屋和運輸範疇，我也希望他回去後能跟"林鄭"說一說，香港的房屋、樓價及樓市問題主要源於兩大原因。

第二，當然是我們的人口政策。

可是，政府卻告訴大家它有相關數字，例如2018年香港有新增人口約6萬人，當中有超過4萬人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

代理主席，在發言之前，我想回應譚文豪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他的修正案刪除了過渡性房屋的目標，不知道譚議員是否需要進一步了解一下過渡性房屋的定義。

代理主席，其實我個人認為今天這項原議案非常有意思，因為現在很多市民的居住環境每況愈下。在樓價高企的情況下，市民根本無法負擔高昂的租金。先不說置業，他們連基本的居住空間也沒有。市場上的發展商很聰明，透過自己的方法作調節，興建單位的面積越來越小，貨櫃屋、"劏房"、納米房及"棺材房"便應運而生。其實，這些居所的空間很狹窄，存有安全隱患，更有一些可能並不符合現時的法例，我們俗稱這類住所為"不適切居所"，這種情況對社區和市民來說並不健康。上屆和本屆政府時常強調"覓地建屋"，不同持份者在"覓地建屋"上也意見分歧，這是很正常的。不過，如依靠政府如此龜速地"覓地建屋"，我相信長時間也未能達到目標，加上我看到目前香港不同角落有很多閒置土地，所以民建聯亦強調，要求政府善用這些閒置土地，訂立一個方向政策，以解決現在市民居住在惡劣環境的情況。我看到本屆政府指出要積極推動過渡性房屋，但很可惜只會"吹"、只會"講"，完全沒有親力親為作主導性的幫忙，只找民間團體挑起擔子，而政府則只擔當促進者的角色，我認為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老實說，政府有如此龐大的儲備和資源，卻把責任推予民間團體，我認為說不過去。代理主席，對於過渡性房屋，由設計、改裝、組建、管理，以至維修，均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更需要專業的支援。坦白說，不能只依賴非牟利團體，因為他們一方面要照顧其機構的營運，另一方面也要想辦法解決過渡性房屋的問題，單是興建這些硬件已令他們疲於奔命。

政府有資金、土地，也有人力，卻只跟我們說擔當一個促進者的角色，我認為怎樣也說不通。代理主席，大家再看看外國的經驗，以加拿大、澳洲昆士蘭、英國為例，其實這些地方也由政府擔當很重要的主導角色，所以我們時常強調，香港政府是否需要考慮設立一個"過渡性房屋基金"？這個基金的好處是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的民間團體。

代理主席，過渡性房屋的原意是希望在最短時間，為基層市民提供最適切的居所，我常說最重要的是"快、靚、正"，但老實說，看到現時政府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辦事，局長剛才更吹噓事事皆通，只需進行3次會議便可解決許多問題，我可以在目前會議直播中跟市民說，我並不期望這3次會議有何效用，最重要的是政府願意幫忙，研究怎樣能把政策拆牆鬆綁。現在看來，當局有很多框架，各部門審批需時，又花費人力來處理文件，最後卻是一場空。因此，我希望運輸及房屋局的同事，特別是蘇偉文副局長——他還真厲害，這次獲派一份優差，即負責統籌專責小組——我希望他提供足夠的支援，拆牆鬆綁、簡化行政程序，幫忙解決要"過五關、斬六將"的程序，總勝於NGO向多個部門請求後也只得一場空。

代理主席，基層市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居住環境亟需要改善，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這問題上不要再遲疑，要快馬加鞭，用良好的思維積極地迎難而上，增加房屋供應。說到底，若政府不願下工夫，民間團體怎樣做也好，仍會出現力不從心的感覺。代理主席，這次我會支持鄭泳舜議員的原議案，亦希望大家就這個議案向政府施加壓力，讓政府看到民間的需要，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房屋供應的問題已經困擾香港一段時間，現時房屋供求問題已達到臨界點，無論樓價或租金也節節上升，公屋"上樓"平均輪候時間更屢創新高，目前已經達到5年半，遠遠超過政府所訂定的大約3年的目標。自由黨原則上支持以增加過渡性房屋作為增加中、短期住屋供應的一種臨時手段，緩解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早在2017年，政府已經提出5項推動過渡性房屋的方案，可惜提供的單位數目有限，而且分布區域亦相當零散，成效不彰。社會上的確需要更有力度的短、中期房屋措施。其實，在今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預留了10億元讓使用空置政府土地的非政府組織按項目需要申請基本工程費用的資助。自由黨建議，除了可以考慮按原議案的建議成立專責"過渡性房屋基金"外，當局亦可以考慮將這個計劃擴展至其他包括工廈在內的非政府持有物業，讓其發展為過渡性房屋，透過訂立框架及撥款標準，資助業主進行改裝工程，並且減省行政上的繁文縟節，吸引更多業主參加，以擴大規模發展及提供更多單位。不過，在改建工廈時必須謹慎處理。政府過去推出活化工廈政策，透過免補地價或按地實補的方式，轉型為住宅或商場用途。雖然政策促成工廈的空置率下降，但與此同時，貨運物流業的中小企卻成為工廈活化計劃的受害者，因為當工廈重建或改裝作其他用途時，他們均會被迫搬遷；同時，由於工廈數目減少，令租金急速上升，大大加重了貨運物流業中小企的營運成本。因此，如果政府重新推出工廈活化計劃，甚至容許改裝整幢工廈為過渡性房屋，在推行計劃前，必須同時顧及業界的需要，預留部分地區的工廈作為倉儲設施，供物流貨運業使用，以免重蹈覆轍。代理主席，類似的情況在發展棕地興建住宅時亦同樣發生。不過，面對市民對房屋的殷切需求，自由黨並不反對政府整合現時零散的棕地，甚至在棕地上建屋。但是，我必須再次強調，棕地不等於閒置土地。事實上，現時不少棕地上均有經濟作業，為香港各行各業作後勤支援。例如堆場支持港口運作、車輛維修則支援運輸業、重型機械的儲存則支援建造業等，這些業務對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如果要發展棕地，必先要妥善安置現時在棕地上的作業，不能單靠賠償，而是需要為業界尋找替代土地，同時其租金必須為作業者所能承擔，讓有意繼續經營的作業者繼續運作。代理主席，過渡性房屋只屬於臨時性質，因此雖然自由黨予以支持，但要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增加興建房屋的數目才是治本之道。長遠而言，政府應該透過發展農地及適度放寬小型屋宇的高度限制，以增加房屋的數目。對於政府聽取了自由黨提出多年的建議，並將之揉合為港人首次置業計劃，為合資格人士提供九成按揭，自由黨深表歡迎。但是，在樓價飆升的情況下，能夠做到九成按揭的400萬元以下物業僅佔整體市場不足兩成。為切合市場的實際需求，讓有意首次置業的人士更易獲得銀行的按揭信貸，自由黨建議政府考慮上調按揭成數的上限。對於租住私樓的家庭而言，租金開支值得關注。在樓價高企的環境下，仍有為數不少既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又無力置業的中產家庭需要租住私樓。租金開支對此類中產市民而言，可謂負擔沉重。

但是，如果把過渡性房屋延續3年又3年再3年，那麼對於過渡性房屋究竟在整個房屋政策中扮演甚麼角色，我們便有所關注，亦不能無條件地開出空頭支票，同意將過渡性房屋放在過高的位置。

第二，該區本身不要成為永久的臨時房屋區。例如在一些曾經討論的土地，如在深水埗的一個地區，可能有人提議盡快興建過渡性房屋，但是，究竟一幅如此好的土地會用來提供過渡性房屋多少年？我認為過渡性房屋區只可以屬過渡性，原因是那個地區本來可能有更好的規劃，或現正在某些方面影響附近居民，或者若非用來興建過渡性房屋，將來會否發展為更優質、永久的公營房屋區或休憩用地呢？深水埗現時是非常受歡迎的地區，大家知道，房價動輒也要每平方呎1萬多元。所以，當我們考慮覓地興建臨時房屋時，我最擔心政府一旦興建了過渡性房屋，當一群臨時房屋居民遷出該處後，便有另一群居民搬進來，大家不思進取。所以，除非大家答應真的是臨時房屋區，作臨時用途3年或5年後一定會改變用途，不然，在為臨時房屋區覓地選址方面，我認為需要非常小心。代理主席，不是我不相信政府，而是我看見太多東西是臨時3年又3年。我情願政府告訴我，每次要這樣做的時候，其實時限有多少；土地要交還出來，將來作正式的房屋規劃，沒有其他辦法。

所以我重申，臨時房屋區必須真正臨時，設有時限。

但是我知道，無論是發展商，即借屋、借出土地的人，或附近的居民，其實他們也有所擔憂，而導致現時的計劃未能大力擴張。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在考慮我們的很多建議時，包括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並無提及的郊野公園邊陲應加以開發等方面，還要考慮民間的意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感激同事提出這項關於過渡性房屋的議案。

問題如此迫切，單是輪候公屋也要5.5年時間，現在只是要求在過渡期內為輪候人士提供安身之所而已，連這也做不到，難怪政府一次又一次令香港市民失望。

其次，社會的一大共識是政府應設有專項基金，處理過渡性房屋的供應。這基金並非從天而降，因政府去年也成立了處理閒置用地的基金，撥出10億元翻新廢置校舍。儘管在1年前仍未有很具體的安排，但短短1年之間，發展局便成立了一個基金，最低限度今年已略有所成，令一些廢置校舍得以翻新，以供一些文化團體或拯救動物組織使用。

相當諷刺的是，香港的房屋政策成為他們之間的第三者。這故事確實悲涼，因為他們的要求很簡單，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人們連修身和齊家也做不到的時候，還能如何面對未來？

試看新加坡，當地的組合房屋政策其實是抄襲香港的公屋政策，但卻青出於藍，真正做到每位新加坡人均享有一片新加坡的土地，增進新加坡人對國家的歸屬感。

說到底，一切視乎政府的決心，我希望政府今天就能給予確切的回應。

主席，首先感謝鄭泳舜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在這議題上發表意見，讓政府吸納。香港於1973年開展新市鎮發展計劃，目的是為了應付預計的人口增長，當時有9個新市鎮，合共容納了350萬人口。在9個新市鎮當中，6個是由填海得來的，為大型公營房屋提供了大片發展土地。不過，近年填海造地往往引來極大爭議，大規模的公屋發展項目變成鳳毛麟角，可遇不可求。

主席，我們今時今日再次討論興建過渡性房屋，是有點兒羞愧的，因為就好像時光倒流，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為何社會一直進步，本港的公營房屋供應卻沒有同時進步，而是有倒退的情況呢？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事實上，大家都明白到問題的嚴峻程度。未來5年公屋及綠表置居先導計劃的供應加起來只有74,600個單位，與目標相距甚遠；而土地供應的長中短期措施，最短期的措施都要十年八載才見成效。

事實上，政府必須為突破3年的"上樓"目標，作出一些"補鑊"的措施。主席，過渡性房屋原本是下策，但逼於無奈而要寫在施政報告之內，特首更說這是重中之重。

政府其實心中有數。大家都看到，很多同事剛才都提到，香港推行的是高地價政策，政府靠賣地及稅收而盤滿缽滿，每年都有盈餘，但基層市民卻因為購買力追不上樓市升幅，已經無路可走。

主席，我們亦看到香港的工業北移已有一段長時間，真的可以考慮使用空置或低用量工廈來興建過渡性房屋。如果政府願意這樣做，未來10年很大機會可以額外提供18,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而這正是政府興建公屋不足的數字的一大部分。因此，我們很鼓勵政府利用工廈。

主席，今天的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的建議在行政上不容易處理，當中涉及很多人力、物力及金錢，但這是關乎民生的一個重大問題，尤其這是政府自行製造的問題，所以政府絕不能因為怕麻煩而敷衍了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更應該抱着事不避難的精神，迎難而上，在短期內覓地，提供足夠的過渡性房屋單位，並長期提供足夠的公屋單位，以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

但是，這樣的安排，始終解決不到現時超過11萬名市民居於不理想的環境中的問題。我上次說過，要這些居民等待5年半才能獲分配公屋，時間實在太長，5天也嫌多。

此外，該區也有北環線的道路，主要的幹道全部在那裏，亦相對貼近內地，所以要穿梭內地與香港之間，亦都非常方便。

這方面，政府始終要做主導，勝過由其他民間組織處理。如果政府肯親自處理，便會事半而功倍。在這項主題上，我相信無論是建制派或泛民議員，大家的看法也相同，只是做法不同。大家都認定這個問題有迫切性，需要處理。

如果政府以合理條件徵收土地作公共設施，亦有徵收土地的條例可作配合，如果發覺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就條例作出改善，亦有必要就有關條例作修改。我覺得在資金方面，我們是有的。基本上，我對鄭泳舜議員提出的方案，都是"照單全收"。至於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內容都是相若的，唯獨我想指出，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使用軍事用地及迪士尼樂園來興建過渡性房屋，我覺得這是不切實際，亦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在處理這個內部問題時提及將軍事用地用作興建過渡性房屋，我覺得完全不妥。

我基本上是支持鄭泳舜議員的議案。

政府不是全港最大的地主嗎？

政府是最大的地主，亦最富有，但卻向我們說道無計可施，除非我們給予他們土地......

鄭泳舜議員今天提出若干建議，包括"推出政策鼓勵私人業主將住宅或整幢工廈改作過渡性房屋"。不過，如果單單推出政策而沒有制訂其他配套措施，過渡性房屋有可能成為租金貴而面積小的另類"劏房"，更是獲得政策鼓勵的另類"劏房"。所以，如果政府真的准許或鼓勵私人業主經營過渡性房屋，便必須制訂其他配套措施。

市民會問道，如果政府就過渡性房屋推行租金管制及空置稅，為何政府不就市民現時租住的其他房屋推行租金管制，甚或二手樓宇空置稅呢？要有效改善居住問題，壓抑租金升幅，政府應同時增加單位供應，將私樓的租金維持在合理水平，並鼓勵更多業主出租單位。我們經常提及的全面推行租金管制及二手樓宇空置稅，是大家必然想到的一條路線。如果政府容許私人業主經營過渡性房屋，但卻沒有實施相關規管，最終只會演變成"劏房"規範化或合理化。我認為，政府真的應該推出措施加以限制，例如規定有真正需要的市民才可以申請公屋，甚或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過渡性房屋。

據政府的書面答覆，"過去3年，房委會共接獲約380宗關於公屋申請者隱瞞資料的舉報，以及主動抽查了約1,800宗公屋申請個案，當中涉及隱瞞擁有香港境外物業的約有50宗"——這可能包括內地或外地物業。由此可見，隱瞞擁有境外物業的公屋申請宗數佔被抽查個案的2%。

政府是否無力加強監察申請人是否真正符合資格申請公屋甚或現時議員提議興建的過渡性房屋呢？如果政府真的無力監察，即使多興建數千個單位亦沒有用。我認為，在動用公帑興建過渡性房屋前，政府必須制訂機制，確保申請人在入住公帑資助的過渡性房屋時如實申報境外物業。政府亦應規定，如申請人在境外所持有的物業價值超出某個水平，他們便不得入住過渡性房屋，以確保有關單位供有真正需要的輪候人士入住。當然，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凡關乎房屋及土地問題的討論，皆離不開人口政策。我剛才已指出，即使全盤落實議員的建議，過渡性房屋的單位數目亦相當有限。

現時，每天有150名內地人持單程證來港，一年便有數萬人，當中必然包含有需要輪候公屋的人士。

過渡性房屋要發揮效用，讓輪候已久的本地市民得益，政府便必須修訂人口政策，並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由香港政府審視每宗移居香港個案的申請是否真的符合資格，並必須顧及本港的承載力，才予以批准。房屋問題關乎供應，亦關乎需求。政府必須多管齊下，才能夠解決——我應該用"改善"一詞而非"解決"——改善香港現時輪候公屋的嚴峻情況。

主席，當我們說到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時，其實大家也是要檢視整體社會對房屋的需求，而目前房屋需求上當然有兩方面需要處理。

我們卻可能連最基本的資訊，即將會來港的人士所需要的——不論是服務或各種不同需要——也未能掌握得到。因此，我個人認為從人口政策或人口規劃的角度來看，政府有責任及有能力去檢視來港的人究竟有何背景，他們所需要服務的內容為何，而並非如目前一樣，當他們來港便只能接收的狀態。這是相當基本的處境。當然，更重要或更嚴肅的人口政策的討論，可能在另一場合才能處理。第二，我想談談一個基本的問題，那便是香港人對房屋問題抱有很多不滿，"無瓦遮頭"當然是一個問題、很多人迫於居住在"劏房"中也是一個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政府一方面容許香港的珍貴土地遭閒置。

不要忘記這幅土地到了2025年——當然現在已自動續期——迪士尼樂園有可能因為其客流達至某一水平的關係，從而再申請續用這幅土地，而續用的期限為30年，更沒有人知道當中會否有進一步發展。換言之，社會上雖然有一幅如此大面積的土地，但在它會否或何時發展也無從得知的情況下，便任由它"曬太陽"，這是另一個讓市民不服氣的原因。再者，我們說了很久要求填海、進行近岸土地規劃，其中一個大家也放棄研究的便是欣澳填海項目，究竟填海後的土地用途為何？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還未補地價的居屋多達30萬間，政策上鬆綁的話會創造多少可能的潛在供應呢？事實上，如政府不是大刀闊斧去做的話，又怎能實現這個目標？況且，我們在政策上，已凍結了房屋的供應。

換言之，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在規劃上的不協調，亦令人十分討厭。因為政府一方面指出房屋需要對社會如此重要，但另一方面卻容許多個部門互相拉扯，雖有土地卻又因為各種條件限制而拖延，以致未能作過渡性房屋的用途。如政府不全面檢視這些問題時，讓市民信服的話，那麼我們的房屋問題是極難解決的，我希望政府正視這些問題。

主席，在今天沒有租管及租津的情況下，過渡性房屋實際上是苦候"上樓"的基層住戶改善居住環境的唯一選擇。相信各位同事今天也很希望政府聽到，我們要求它做多些，做快些。因此，我很希望今天的議案最終可以順利通過，以反映整個議會的清晰意向，就是要求政府更積極增加過渡性房屋的供應。就今天7項修正案，首先感謝多位同事就議案提出建議，當中不少是補充性的修正，既保留了原議案的主體部分，亦豐富了原議案的內容。例如謝偉銓議員提出，考慮把往後5年政府不會使用的地方，用來興建過渡性房屋；又例如麥美娟議員提出，為過渡性房屋計劃提供一站式資訊及申請網站，以及擴大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的編制。這些都是好建議，民建聯會支持這些修正案。我亦感謝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時提出的不同意見，包括胡志偉議員提及如何善用空置的校舍；姚思榮議員提及如何與地區團體溝通及接觸；陳凱欣議員提到，現時不單是"劏房戶"受影響，連居住於舊樓的人都會受影響。不過，對於部分修正案內容，我未必完全認同，亦有些不明白。過渡性房屋這項議題，在事務委員會其實討論過很多次，亦有小組委員會跟進，每次給我的印象都是不分黨派皆認為政府做得不夠，沒有政策配合，過於卸責，正如剛才很多同事都提及，主要是以民間主導，希望政府能夠參與其中。

我們要求政府做多些，首要一定涉及房協、市建局及房屋署這3間機構，所以我難以支持這項修正案。第二，我亦難以支持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我剛才聽到譚議員的想法，他表示擔心將過渡性房屋納入《長遠房屋策略》，會影響房屋供應。我想重申，正如剛才柯創盛議員也提到，我們現時所說的過渡性房屋，是將政府一些閒置土地、用不到的地方加以善用，好像漁光邨等例子；又例如我跟進的深水埗欽州街項目，為何不能用作公屋呢？因為該處地下有很多設施，根本不能打樁。我們是說這些地方，絕對不會影響《長遠房屋策略》的房屋供應。所以，希望譚文豪議員考慮支持我的議案。最後，希望我們努力為過渡性房屋，一同爭取。

我們聽到很多有關過渡性房屋的寶貴意見，希望透過過渡性房屋紓緩一些現時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住戶所面對的住屋困難。正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時提到，由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領導的專責小組會就過渡性房屋提供一站式的統籌支援，包括就相關的行政或法定程序向民間團體提供意見，以及協助申請合適的財政資助等。政府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已協助了多個由民間團體主導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各項目的具體細節各有不同，負責團體靈活運用社區資源，在提供過渡性房屋的同時，亦因應住戶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當中包括設置於現有閒置住宅樓宇的社會共享房屋，以及多個由不同民間團體倡議於閒置政府及私人土地上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構建。連同現時正在推行的項目，預計可以提供約900個單位，並會同時為住戶提供各項社會服務，例如就業支援、情緒輔導等。專責小組亦正協助其他不同種類的過渡性房屋項目，這些項目位處不同地區，有些位處市區，有些則位於鄉郊地區，當中包括於閒置非住宅樓宇中改裝而成的過渡性房屋項目。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

尹兆堅議員，由於麥美娟議員及邵家臻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鄭泳舜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尹兆堅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首先在這裏感謝7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以及15位議員發言，亦希望不論是走着、站着、坐着的同事也能夠支持我提出的議案。我認同同事的不同觀點，大部分很值得參考，與我原議案的內容沒有衝突。正如我最初所說，我們要有"過渡性房屋基金"、有財政支援、有政策、有單位供應目標，才可以驅動過渡性房屋的供應。我希望這是議會的共識，亦是參與籌辦過渡性房屋計劃的組織，以及居住在不適切住房如"劏房戶"的熱切期待。

至於有同事關注推動過渡性房屋可能影響公營房屋的供應，我想強調，我們現時建議的選址，都是政府的閒置用地、校舍、短期租約土地，或是由改裝現有房屋而來，相信不會影響公營房屋的供應。我亦認同部分同事所說，要有流動性，希望增加居住在"劏房"的居民"上樓"的機會。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議案。